主席，我藉着今天的辯論再澄清一下，我昨天提出的比喻並非對任何性小眾人士有不恭不敬。

昨天是全體委員會審議《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我們討論的《條例草案》與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議題，是風馬牛不相及。

我昨天已開宗明義讚揚局方對《條例草案》採取開放而中立的態度，所以"相關人士"已包容社會上在特殊情況下有需要的人。我昨天也表示，即使《條例草案》沒有加入"相關人士"這個新類別，有關安排在法律上根本完全可行，可以容許任何好朋友處理已故人士的骨灰，只要聯絡律師和尋求法律協助，便沒有問題，並非如立法會內民主派議員所說，如果這項修正案不獲通過，對某些人很不公平。

我覺得這個議題不應在這個階段討論，如果大家認為有必要正式討論這個議題，可以就《婚姻條例》進行正式討論，或者通過社會的廣泛討論，在取得共識後，再透過法定程序進行改革。我會接受廣泛的意見，如果立法會內有絕大多數議員支持，便可以修改法例。沒有事情會一成不變，任何觀念都會隨着時間而改變。話雖如此，我們有幾個核心的價值觀是不能逾越的。在這一刻，我代表了社會上傳統及大多數人對家庭觀念的看法，這是我們傳統的核心觀念，而中國人組成的氏族和我們的社會結構，也是一男一女，兩情相悅結合。當然，以前的社會有一夫多妻的制度，現行的法例雖然是一夫一妻的制度，但很多人也有女朋友或三姨太等。

在《婚姻條例》中，一男一女、兩情相悅的結合，是我們現時的準則，所以在這個平台上，這就是法規。

但是，如果將他們的意願加諸絕大多數人的想法——即合法婚姻是一男一女根據《婚姻條例》在香港註冊，這是現實——他們要求對於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我們亦要朝着走，我認為可以在將來正式的議題上，再作探討和討論，但現時絕不應該在關於附表5第62條的討論上，加入這個"僭建"和未取得廣泛同意的外來思想，這亦有違我們現有法律的基本大道。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張超雄議員及羅冠聰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首先，我當然要回應何君堯議員的發言。他昨天說《中山狼傳》，今天則說順手牽羊，亂用成語，他不禁令我想起前議員鍾樹根。

他以《中山狼傳》作比喻，說明不可對狼有仁慈之心，因為狼會恩將仇報。至於他剛才的解釋，我聽不到為何沒有歧視性小眾或爭取平權人士的成分。他說的恩將仇報，對畜牲不應有仁慈之心，又是比喻甚麼、針對甚麼？何君堯議員確實不大熟悉這項《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所以他剛才才會指有議員趁着政府於司法覆核個案中敗訴而順手牽羊，引入外國承認的婚姻關係。事實上，我們就這項問題已討論了超過兩年，何秀蘭在上屆立法會提出這項修正案，當時尚未發生高級入境事務主任訴公務員事務局的案件，也不知道誰勝誰敗，所以我們沒有順手牽羊。我也多謝李慧琼議員剛才的發言，雖然我完全不認同她上半段的發言，但她最後數分鐘的發言，確實比其他議員更能掌握辯論的事實。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現已進入第六項辯論，辯論主題是在骨灰處置過程中，"相關人士"的定義，以及"相關人士"在申索骨灰過程中的優先權，只此而已。我們並非辯論《婚姻條例》，如果他們對同性婚姻有任何意見，不論是有保留、有懷疑或反對，將來還有很多機會可以提出。

李慧琼議員說得很對，我的修正案並無僭建"親屬"的定義。可是，如果她認為其他議員的修正案是僭建"親屬"定義，那"僭建"這個字只是她的理解。

我認為這是進步，儘管進步得很少。我們政府會因應需要，為這些有需要的人打開方便之門，但那道門很狹窄，合用的個案也很狹窄，狹窄得卑微。

如果他們認為擴闊"親屬"的定義是一項死罪，違反社會價值，破壞家庭價值，他們應把《致命意外條例》鞭屍。幸好當天通過該項條例時，何君堯議員、周浩鼎議員和梁美芬議員尚未當立法會議員，否則他們也會表決反對該條例。

其實，在政府提供的不同的方便之門中，同居兩年這項規定是比較少有的。

《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訂明同居關係是指，"作為情侶在親密關係下共同生活的兩名人士之間的關係"。

《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中訂有"代決人"，當天討論"代決人"時，局長也在席。

請問《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通過了多久？《致命意外條例》通過了多久？《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條例》又通過了多久？

各人有不同的價值觀，亦沒有對與錯。我想問問大家，所謂的家庭價值是甚麼？根據英國上訴法院的法官所說，應該是一段穩定、長久、負責任的關係，這才是家庭價值中最重要的一環。因此，當我看到自由黨早早便拉起橫額，展示"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捍衞健康家庭價值"時，我感到很憤怒。自由黨的黨員不要被我捉到有人"包二奶"或搞婚外情，我一定會告訴《蘋果日報》。何謂健康家庭價值？或許我們的價值觀不同，我有我的價值觀，你有你的，我不明白我結婚如何影響或改變你的價值觀，而下一代的價值觀是在整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建構的。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相信我今次的發言應該不會很長，因為我留意到，同事在這兩天的辯論很奇怪，他們無限上綱上線地討論同性婚姻，甚至是性取向等問題。其實，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明顯是很狹窄的，便是在骨灰處置程序中領取骨灰的權利。

這其實是很技術性的問題，應該只需短時間的辯論便已很充分，但不知為何同事要無限上綱上線地討論同性婚姻，可能他們收到order要"拉布"；但他們在整個討論中上綱上線，說話亦很過分，令持不同意見的同事難以心平氣和，而一些議員有時又把同志比喻為狼或畜牲，有時又亂扣帽子。

正如陳志全議員剛才所說，其實在現行法例中根本已有很多訂明同志戀人的權利有時可以如同親屬，包括陳議員剛才提及的《致命意外條例》第42e條，該條文已把同住最少兩年，如同夫妻的人士納入"親屬"之內。

第20C條"失去情誼或服務的訴訟"下的第1d款亦把同住最少兩年，如同夫妻的人士列為與丈夫或妻子、子女、父母同等，並享有相同的法律權益，可以進行訴訟及追討賠償。我想說的是，今次即使通過所有修正案，也沒有更進一步打開一個所謂方便之門，只是與其他條例一致而已。香港是一個文明社會，即使未走到同性婚姻這一步，社會上仍有很大爭議，不要緊，我們可以繼續長久地辯論下去，但這些人士確實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他們應該享有權益，而我們在其他條例中亦早已予以承認，為何今次在領取骨灰一事上要這樣無限上綱上線地打壓他們？現時雖然政府願意稍為讓步，但與其他條例相比，情況其實也稍有倒退。這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除非他們收了order要"拉布"。當然，大家均屢次提及有關一名入境事務主任的案件。法官已表明，即使他不接受海外註冊的婚姻，認為在定義上他仍然未婚和獨身，但其海外配偶應該享有權益。法官亦表明，這與我們對婚姻的定義並無抵觸，亦沒有削弱本港的婚姻制度。究竟大家還在爭拗甚麼呢？其實最相關的便是這些論點，但建制派議員卻喜歡無限上綱上線，說甚麼傳統核心婚姻價值觀等。

雖然我支持同性婚姻，但我也覺得真的要在社會進行廣泛討論，以及在立法會進行詳盡辯論後才可推行，這點我是接受的。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亂扣帽子。中國人傳統的婚姻——特別是他提到氏族——絕非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及一生一世。數千年以來，華人的傳統——雖然我絕對否定、絕對不贊同——是一夫多妻，喜歡休妻便休妻，並非一生一世。所以，既不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或一生一世，絕非如此。在香港，這制度只是在1971年由一個殖民地政府、外國勢力強行在這地方立法而形成的，可以說是殖民地的餘毒。雖然我絕不贊同一夫多妻，但他們不要把華人傳統是一夫一妻來作為反對的理由，這是外國的價值觀，在香港也只是實行了40年左右。我想說的是，其實婚姻觀及婚姻制度的確在不斷改變。我們由以前的父權社會，一夫多妻，男人可以用"七出之條"或隨便以一個理由，例如女人妒忌、女人不能生育、女人偷竊或女人說話多便可以休妻立妾，演變成一夫一妻，至今已實行數十年，但社會仍在變化中。如果真的有同性婚姻，我們值得討論，但並不等於絕無可能，因為很多地區已正在推行，我亦很高興台灣昨天出現突破性的發展。我只是希望這是理性並忠於事實的討論，亦可留待日後討論，但大家不要亂說華人傳統是一夫一妻及一生一世，這是外國的價值觀。因此，我亦想說，即使這是外國的價值觀，如果大家認同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們可以繼續採用，也可以看看本地的婚姻制度是否值得改變；但是，我認同這需要廣泛討論，但不是現在進行，因為現在所說的，只是那些在死前已在外國結婚的同志，他們已承認伴侶是最親近的人，那麼在他們死後，如沒有事先安排，他們的伴侶可否享有優先權取回骨灰，就是如此簡單，絕對不是在討論我們的婚姻制度，大家為何要如此上綱上線呢？不如留待我們真正討論同性婚姻時才進行60小時的辯論，我絕對願意奉陪；但是，我仍然要說，前提是不要亂說這是華人的傳統。大家也不要亂說同性婚姻是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最大的挑戰，絕對不是。連教宗也說其實同志是最支持婚姻制度的，因為他們正在爭取的便是婚姻制度，而不是瓦解婚姻制度。世間上婚姻制度最大的殺手是甚麼呢？美國心理學家格拉斯研究了婚姻制度25年，他曾研究300多對有婚外情而離婚的夫婦，發現對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制度，最大的殺手和挑戰其實是婚外情，而婚外情最主要的來源是辦公室戀情。因為我們的工時很長，每天陪着我們最長時間的便是同事，最了解我們的人也是同事，所以漸漸導致同事較床邊的另一半更親密，離婚因此經常發生。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捍衞家庭和婚姻的核心、那種一生一世、一對一的承諾，其實便應該就標準工時立法，令我們有較多時間陪伴家人，那麼婚姻才能健康地得以維護。我絕對認同陳志全議員所說，婚姻最重要的核心其實是互相之間的承諾及彼此扶持。

我也不說得那麼遠了，我其實真的很想辯論同性婚姻，但這不是合適的場合。我只想再回應其他同事的一些論點。

主席，本來我前3次發言已充分解釋了我的修正案，以及我對其他議員的修正案的立場，也基本上就着所謂擔心修正案可能帶來衝擊的言論作出非常清楚的解釋。不過，今天再聽到建制派議員滿口歪理，我沒辦法不作出回應。

最重要的是，她說我們"偷襲"。

惟當時的討論遺漏了在同性同居關係下出現的家庭暴力，應否受到《條例》的保障。

《條例》修訂過程引起軒然大波，爭議甚多。

明光社不是發出了聲明嗎？甚至天主教教區不也發出了聲明嗎？這件事不是公眾的事嗎？

如果何議員不清楚，他便應該查看會議紀錄。我們在《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會議上已提出這些意見和修正案。

李慧琼議員又指，我們引入了極具爭議的定義，長此下去，家庭核心價值便會被侵蝕。

建制派議員說寫在法例裏就等於我們承認，他們是否承認也好，可以說世界上沒有同性戀嗎？可以說世界不存在同性的親密關係嗎？在《條例草案》下，我們討論的是一種特定的情況。我們明白在這種關係下，同性伴侶處於一個很困難的位置，如果我們不為他們提供保障，他們的權利可能受到剝削，就是這樣的意思。

主席，如果你問我的性傾向，你要求我喜歡男性，我做不到。

越說越離譜，何必呢？正如劉小麗議員所說，我們現在不是辯論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而是討論領取骨灰的權利，最低限度不要把同性伴侶的地位降低至低於一般親屬，就是這般簡單。

不要越說越遠，如果建制派議員要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我們另覓一個場合辯論。

主席，多謝主席提醒，我知道就此再辯論下去，很容易就會正中建制派議員"拉布"的下懷，他們想令我們沒有時間討論有關"六四"和彈劾的議案，我是知道的，亦多謝提醒，所以今次會是我就這項修正案最後一次發言。主席可能也記得，我昨天提出了一項口頭質詢，詢問《教育條例》中有關"教育課程"的定義，而姚松炎議員也提出了跟進質詢，問及立法會的辯論算不算一種教育，立法會算不算教育機構，當時局長的答覆是否定的。

中國人的想象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

這種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恐懼文化。

好的，沒錯，我們的主題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討論"相關人士"的定義和骨灰申索的優先權過程中提出的理據，便是恐懼文化的散播。

社會學家弗蘭克.富里迪在其書中提到：西方社會越來越被恐懼文化所主導，這種文化的特色，就是人們相信人性正被極具破壞性的力量摧毀，並且威脅到人類的存在。

要面對社會的多元，面對現實。我知道你們做得到的。"它有5個步驟：第一步是清楚地稱呼對方，第二步是指出問題所在，第三步是以沉默製造張力，第四步是指出要改善之處，而第五步是給予對方肯定，說知道對方做得到。建制派，不要再恐同，不要再散播恐懼文化，接受社會現實，接受社會改變吧。現在說"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已經不再說"一生一世"，就是因為知道社會正在改變，我知道他們做得到的。主席，我謹此發言。

主席，首先我想說的是我必須駁斥"長毛"剛才一些被我形容為混淆視聽和錯得很離譜的觀點。

其實，"長毛"剛才正在製造恐懼。他不斷對大家說同性伴侶無法申領骨灰，所以要接納今次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包括擴闊"相關人士"和"親屬"的定義，使之涵蓋在海外締結婚姻的同性伴侶。他不斷在此宣揚的一點是如果我們不接納他的修正案，該等同性伴侶將無法領回骨灰。

我剛才聽到這種論點，但主席，我必須指出反對派很多時也自相矛盾。他今次的舉措旨在透過相關修正案擴闊"相關人士"和"親屬"的定義，以引入在海外締結婚姻的同性伴侶，其實正正為了曲線支持同性婚姻日後在香港合法化，而正正因為他這種想法和這種準備工夫，我們確實要告訴大家他有此後着，亦要告知香港市民將會出現這種後續的結果，以及大家將來要承受的結果，所以我們必須討論清楚。今天一旦接受反對派數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們即將看到這是同性婚姻得到法定地位之始，這就是我們將會看到的後果。

他們是否不敢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將會為香港帶來的後果，所以便不准我們討論？

我必須指出《致命意外條例》與我們現在討論的《條例草案》有不同之處，因為《致命意外條例》最重要的重點是包括"賠償申索"和"受養人"的概念。簡單來說，"受養人"其實是一種概念，可能會代為申索賠償，所以必須有親密性。

我知道他們已在海外結婚，但是否便要在香港曲線承認或認可這種法定地位，甚至讓他們享有香港本地的權利呢？我認為這確實值得大家思考。代理主席，我已依循主席早前所作的要求，按照有關議題的範圍發言。我已說得很清楚，如果我們接納今次反對派提出的修正案，我恐怕確實會導致同性婚姻在香港合法化或得到法定地位。這是可見的後果，所以我必須道出這種情況。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其實我有部分觀點與周浩鼎議員的觀點相同，但周浩鼎議員很堅持將來不應該把同性婚姻合法化——我應該沒有聽錯吧？

我剛才聽到邵家臻議員說了一大段說話，他給予我的感覺，就是他與梁國雄議員同樣在誣衊我們建制派"恐同"。我必須再次澄清，我們建制派甚至有部分議員——我不敢說別人，我只代表自己——我真的沒有"恐同"。我們建制派有些議員甚至也贊同香港需要這樣做，在將來可以接受同性婚姻。

所以，我認為這是在社會互動之下所取得的平衡結果。

香港奉行《基本法》，而台灣奉行台灣的憲法。

第二點，是關於一夫一妻制。很多議員剛才也有提及，甚至表示香港的一夫一妻制其實並不太完善，因為很多人也是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外，保持擁有眾多情人的行為形態，例如婚外同居和"包二奶"等。

有些人甚至不認同只應該把愛給予一個人，因為他很博愛，會喜歡很多人。那麼，香港的婚姻制度是否也要由於他的博愛而改變呢？

他們是有辦法可以處理的，周浩鼎議員剛才亦有提及，我不再複述。亦有議員提到，以往很多條例也有類似的條文，最終有否對香港社會造成很大影響呢？

何俊賢議員，請繼續發言。

我希望大家可以就此理性討論，至於《婚姻條例》將來的走向，我認為這並非高局長可以處理得到。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建制派同事一邊說不要亂扣帽子，不要將他們與"恐同"掛鈎，但今早周浩鼎議員的發言卻無限上綱上線到極致。我們今天辯論的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老實說，真的再走一百步也未到他害怕的打開缺口令同性婚姻合法化。

其實，整個討論與同性婚姻合法化無關，我們並非討論這事，但他卻牽頭提出討論，還要不斷表示不可這樣做。代理主席，今次的辯論真的令人嘆為觀止。

我想告訴何君堯議員，我作為一個關注動物權益的議員，認為貓狗也有權利，更何況是人呢！

我認為政治辯論歸政治辯論，他無須打壓小眾為自己贏取掌聲。

他們還敢膽說香港是一個文明、進步、開放的城市，這是甚麼言論？代理主席，對於今天這項討論，我相信同事並非想"偷襲"。

我們連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也未開始，十畫還未有一撇，他們即帶動全社會討論，指做法有如贊成同性婚姻合法化。

我再一次強調，今天不是討論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化，不要轉移視線，我們所說的是做人應有之義。人皆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他們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護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

同事提出的修正案，只希望讓他們在一個傷痛的情況下，以一個合法的親屬關係——他們真的是親屬，"老兄"——取回他們應有的東西。

然而，如果香港是一個文明、進步而開放的城市，我們便要為人皆生而平等的每位香港人，每位市民設想。

這絕對不是兵臨城下，不是特洛伊木馬，亦不是"這樣的畜牲怎可以仁慈之心對待"——別說是民主派議員，我相信部分建制派議員聽到這句話，也會感到相當不舒服。這種話既傷人心，又無法達到辯論的目標，只是把整個辯論焦點轉移至另一範疇，指出做法打開同性婚姻的缺口。今天早上，我聽到陳志全議員的發言，甚為感動，他說到流淚，那不是假的，但他並非聲淚俱下，並非如周浩鼎議員形容有些同事表現誇張。

這是一個進步城市應有的表現嗎？

各位，事實上，這個故事有很多不同的解讀。如果東郭先生知道香港的立法會今天辯論可否讓一位同性戀者領取其伴侶的骨灰，我相信懷着仁慈之心的他應不會反對。我們的辯論有時候確實是電光火石，建制派與民主派的同事可以就條文有很多爭拗，唇槍舌劍，這並不是問題，但我想強調，對於社會上一群很需要照顧的小眾及弱勢人士，議員一兩句話便已在他們的傷口灑鹽。

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我們在立法機關的一言一語均可能成為未來倡議和制訂政策的基礎，議員不可繼續錯用比喻、寓言，將一些令人感覺不舒服的比喻，像帽子般套在一些弱勢人士、小眾身上，將心比己，帶着同理心想一下，如果我們是小眾、是弱勢人士，我們又有何感覺呢？我再一次強調，此刻沒有人要討論同性婚姻合法化。早在選舉期間，我與周浩鼎議員辯論時已指出社會未有倡議此事，無須刻意提及。可是，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不同場合提出來，我實在不明白，他是要修補還是擴大社會撕裂。正如何俊賢議員剛才所說，可能部分建制派同事不會有太大意見，說不定他們的立場不同。這是一場自由的辯論，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各位建制派同事不要傷及無辜及弱勢人士，不要錯用"畜牲"的比喻。

我希望他在面對梁振英時，也能有這種態度，而非如鵪鶉般對着老闆唯唯諾諾。

她是否在侮辱我們民建聯議員？

毛孟靜議員，你剛才有否指本會議員是文盲？
我說有些議員好像是文盲。
她有直接提到民建聯議員。
毛議員，你有否指本會議員或民建聯議員......

最滑稽的是李慧琼議員說我們"偷襲"，好像要為同性婚姻合法化"鋪路"般。我不知我有生之年是否有機會看到香港出現這種文明的舉動，現在真的不知道，這是往後的事。

我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社會上人人也有一個身份，他亦一樣，他為人子、為人夫、為人父，請他想一下，這是人倫感情，大家可否多一點包容呢？有人提出我們現在這做法，只是為了往後可以振振有詞指《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已有這安排，讓我們在其他法例架床疊屋般僭建。其實，當前的做法並非第一宗，也不是最後一宗，我們只是盡量包容人權而已。

甚麼核心價值呢？

這種上綱上線，讓我很快想起一個例子，就是在滿清入關成立清朝之初，有讀書人寫了一句話，"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

由於中文是優雅的詩詞歌賦語言，並不是科學的語言，因受"孔學"就是孔子數千年以來的影響，中文不是很準確的語言，只可以是優雅的語言。

然而，眾所周知，香港連有關反歧視同性戀的法例尚未有，我真的不知他們在說甚麼，是完全沒有邏輯思維的。如此牽強的爭議又有何意義呢？

在2017年的香港，在號稱文明社會的香港，竟然有香港立法會議員會說出這麼無謂的話。當然，我們可以說得很偉大、很grand，"人人生而平等"，說說是容易的，但其實是不切實際，因為人與人之間絕對沒有平等。

你要"拉布"便"拉布"，但你侮辱同事，指他們是文盲和不應離婚。我越聽越摸不着頭腦，一夫一妻制便等於不能離婚？離婚的人便不應支持一夫一妻制？

是否等於同性婚姻便要終老呢？在這個議會，我相信大家應互相尊重，即使你不尊重某人，亦應尊重大家是經選舉產生的議員，並尊重各人道出各自的觀點和信念。為何你有自由倡議自己的婚姻觀念，自由黨卻不可以倡議一夫一妻制？

對於今天的議題，我本來不想發言，因為我在二讀時已發言，但現在也想再說說，因為4位議員的修正案內容大同小異，主要是想擴闊合資格領取骨灰的人士的定義。有些議員對於被指是文盲覺得很侮辱，我也覺得很侮辱。

無論如何，對於擴闊領取骨灰的人士的定義，張超雄議員及羅冠聰議員的修正案內容比較具體，目的是讓在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與死者締結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合資格提出要求領回死者的骨灰。張超雄議員更在"親屬"的定義加入上述寫法。無論大家怎麼說，即使你不太喜歡被指是"偷襲"，或你說這不是"偷襲"，有關修正案一旦獲得通過，也會間接令香港法律出現承認同性婚姻為"親屬"的缺口——你可以不認同我的說法，但這是我的看法——這明顯與香港社會的共識及一夫一妻的婚姻基礎相違背，而自由黨不會支持。

主席，我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我自己的立場和法案委員會的立場其實已在二讀時說得很清楚。能夠擔任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我其實感到非常榮幸和開心，因為在審議過程中，不論是政府官員、秘書處、建制派或泛民派的議員，其實均非常合作，令會議流暢地進行。

因此，我認為在我們的審議過程中，其實大家也非常務實，例如今天已發言4次的梁國雄議員，即使他對《條例草案》的參與並不多，但在一些議題上，他亦願意與建制派同事達成共識。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有關"同性婚姻"和"相關人士"的議題其實是在審議過程的中段出現。為了令整項《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能盡快完成，即使是梁國雄議員和陳志全議員，他們也願意暫時把大家的分歧放下，待大家完全把整項《條例草案》逐字逐條審議完畢後，才再處理這個問題。因此，我想對大家說的是其實我明白一些支持性小眾的議員想就這項議題寸土必爭，但其實議會內亦有同事對這個問題相對保守。主席，我們也不諱言，正如剛才周浩鼎議員的發言，可見他對同性婚姻是強烈反對的，而何俊賢議員則在這方面持相對開放的態度。我昨天又聽到黃碧雲議員表示民主黨在這項議題上是開放的，讓其黨員自由投票。大家可以看到不論是建制派或泛民主派，同一政黨在這個議題上也有不同意見，仍未達成共識，而在社會上更不在話下。因此，我很希望大家在今天這項修正案的辯論中，不要再把焦點放在是否支持同性婚姻、這樣會否打開同性婚姻的缺口或其他任何議題上，而應集中討論這項《條例草案》。這項《條例草案》其實在何時提交審議呢？

大家看到他真的如坐針氈，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令人非常心痛。

因此，我們真的不應把焦點放在討論同性婚姻的問題上。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其他場合可以進行討論，但我想告訴同事，如果我們繼續討論下去，將繼續有更多社會問題出現。

我們亦看到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很奇怪的現象，昨天也有同事提到原來現在有"骨灰龕郵輪"，亦有廣告指可以在香港先買牌位，然後把骨灰龕放在內地，千奇百怪，無奇不有。如果我們再浪費時間在此討論枝枝節節的問題，其實我相信這些奇怪的情況必定會繼續出現，最終受害的也是我們的市民。因此，我希望同事們不如把他們所有想說的話或對這項《條例草案》想提出的具體意見盡快說出來，讓我們能進入修正案的表決階段，盡快通過這項《條例草案》，令它可以刊憲，因為這樣對市民和社會也是一件好事。主席，我不再多說，謹此陳辭。

主席，這個命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同性伴侶的身份地位，是否應提升至與親屬一樣。

但是，當他們的身份提升至跟親屬一樣的話，作為一名香港立法會議員，是否應該認真想清楚，這個建議會否衍生甚麼社會問題？

好像我們的同事陳志全議員般，他很勇敢地"出櫃"，我很尊重他，我覺得沒有問題。

同性戀者都是人，是香港人，我們尊重他們。不過，在香港社會，我們應該包容這類人士，還是鼓勵他們這類行為呢？我相信社會應該討論。這項議題涉及同性婚姻，香港很多宗教團體，或者一些支持一夫一妻制的人士，經常來向我們表示很擔心，不知道日後如何教導小孩，因為他們一向拿着書本告訴小孩，一個家有爸爸、媽媽及孩子。他們表示，現在外國的圖書寫的已經是公主跟公主結婚，王子跟王子結婚。在小孩三四歲、四五歲的時候，已經將這樣的信息灌輸給他們。主席，我經常說，一個成年人作出甚麼選擇，我們要尊重。

後天的意思就是，身邊人的影響，以及社會和輿論的影響，最後導致一個人由異性戀變成同性戀。所以，香港市民期望繼續堅持一夫一妻制的傳統，還是沒有所謂，我想大家有需要很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

我相信香港市民都不會同意。

這項《條例草案》隱蔽地認同同性婚姻在香港的地位。很多建制派議員發言時經常使用比較強烈的形容詞，例如"洪水猛獸"、"木馬屠城"等，但他們的想法是否完全沒有道理？主席，我覺得不是，只不過可能用詞比較強烈。

不是的，主席，我只不過是想藉數據想告訴大家，由1984年至2017年，這數字持續上升，特別是男男性接觸者。

主席，規程問題。

在立法會我們有很多同事。有一次跟我太太說，劉小麗議員和陳淑莊議員其實都頗美麗時，她板起了臉孔，我終於明白為甚麼了，原來她擔心立法會內有辦公室的婚外情。一夫一妻本來是夫妻兩個人的問題，一夫一妻是否一定要走到老？我們當然尊重，也是很多朋友希望的，但社會其實每天都在不斷改變，我覺得此事跟同性伴侶的身份不可以混為一談。也有一些人提到大愛，有大愛就甚麼都可以，兩個人只要真心相愛就是可以的，但主席，其實所有事情都有底線。大家近來都看到一些新聞，愛不代表喜歡甚麼都可以做。中國人有倫理，但我可以這樣說，在今天開放的社會，其實很多國家和朋友都接受同性戀。我很想告訴香港的朋友，我不認同"反同"，我們應該尊重成年人自己的選擇，但將這種風氣由包容變為鼓吹，主席，我是不同意的。因此，我們自由黨會反對這項修正案。

其實如果我辦報，我可以把支持一夫一妻制的人形容成涼薄、冷血，其實我也可以這樣演繹的，主席，對嗎？

主席，我明白你已經聽到有點不耐煩，議員的發言已亂七八糟，提及愛滋病感染率、"男男"同性關係愛滋病感染率，這些與今天的議題有何關係？但是，主席，我想指出一個規程問題，除了審議財政預算案的辯論之外，過去本會在全體委會員審議階段，從沒有限制議員的發言時間。主席，你有權因為離題、重複、瑣屑而停止議員的發言，但過去從未出現主席覺得聽夠了而不讓議員再發言。

但是，如果其他非修正案動議人還想發言，例如梁美芬議員還想發言，我支持她極力爭取，因為過去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並無限制議員發言次數的先例。主席，在這場辯論的最後階段，首先我要為政府說句公道說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和政府提交的修正案，的確較2016年有所進步，最低限度引入了"相關人士"的概念，大家不應低估政府內部對於引入此建議的阻力及爭拗。公務員辦事，少做一點，煩惱會少一點，不做就不會錯。所以，引入"相關人士"的概念，政府內部應該經過辯論，亦有人努力游說，才得出現時政府提交的兩組修正案。因此，我要感謝高局長，最低限度他要"開綠燈"，修正案才能提交立法會。上次在法案委員會討論《條例草案》通過之後會出現的問題，當時我問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政府在高級入境事務主任訴公務員事務局的司法覆核中敗訴，政府有否研究判詞，會否再考慮接納議員的修正案？

我再問，如果政府不提出上訴，就應該接納議員的修正案？

其實時辰差不多到了，如果政府要就高級入境事務主任訴公務員事務局一案提出上訴，28天的上訴限期差不多到了。雖然袁國強司長未開口，但我覺得政府一定會上訴。不過，如果政府上訴至終審法院敗訴，我覺得局長或下任局長有責任主動提出對這部分作出修改。上星期辯論預算案的時候，我遇到袁國強司長，我沒有正面問他會否就這宗司法覆核提出上訴，他當然不會私下回答我，如果決定了他就會公布。但是，他說其實與支持或反對無關，如此重要的政策，先尋求上訴法庭的意見會更好。

我希望下任局長或整個政府要抱持開放的態度，法例裏可以開啟些"方便之門"。我知道你們的原則是一定不直接承認外地或本地的同性伴侶關係，只會用其他稱呼來包裝，如"同居關係"、"親密關係"，不理會當中是一男一女、一男一男、一女一女，這就是局長所謂的性別中立，而性傾向及性關係也是中立。在此，我要就自由黨的張宇人議員及邵家輝議員的發言稍作回應。我對於核心家庭價值沒有很大的包袱，甚至對離婚、婚外情、"二奶"、"三奶"都沒有價值判斷，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或者是兩人或數人之間的事。我的問題是，自由黨拉起橫額說要捍衞健康家庭價值，他們所指的健康家庭價值是甚麼？

所以，在數年前看到自由黨掛上那張橫額時，我對朋友說，不要讓我知道自由黨"說一套、做一套"，"假道學"，把自己形容為道德高尚、健康家庭，怎料卻花天酒地，不要讓我拍攝到這個情況。我當時的確語帶情緒，但當每個人都指出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請問自己的價值觀是甚麼。我曾經問周浩鼎議員，他的家庭價值與我的不同，分別在於一男一女，還是兩個人應該建立一個長久、穩定、互相扶持的關係呢？如果子女或兄弟姊妹是同性戀者，會寧願他每晚與不同的人一起，還是兩個人建立穩定的關係？

"有早知無乞兒"，今天通過修正案後，我當然會叫人購買骨灰龕位時記得寫明，無論是同性、異性、丈夫、"二奶"等關係，總之想誰領取骨灰，便寫明他為獲授權代表，這樣已可解決問題。

辯論議題是，如果出現要爭奪的情況，我們按這項《條例草案》中的附表，可以如何處理呢？所以，如果有人誤會了修正案未能通過，便不能取回骨灰，並非如此，而是優先次序和時間，以及有否名正言順的名份的問題。李慧琼議員表示，由於現時"相關人士"的定義過闊，所以不能將"相關人士"提升至與親屬關係同等級別，如果訂立"同性伴侶"一項，她反而可考慮可否提升至與親屬關係同等級別，如果她真心這樣想，也算是躍進了一步。但是，政府不會這樣做，政府就是要包裝成性傾向中立，所以，"相關人士"的範圍非常闊，可以涵蓋很多人，正如李慧琼議員所舉的例子，同班同學在宿舍一起居住兩年，這樣的"宿友"也有權領取骨灰。

她的信仰喜歡"一夫多妻"，"一夫一妻"，"與男士結合、與女士結合"又如何，我沒有阻礙她的信仰自由。

是否要尊重犯法者，而它以信仰自由來阻礙大家領取骨灰？此外，有些人談到逆向歧視，這是混為一談。當我們談到反歧視條例時，有可能會談及逆向歧視，但當我們討論同性婚姻或伴侶關係時，完全不能與逆向歧視或歧視法相提並論。第一，香港沒有歧視條例，當制定歧視條例後，如果有人表示不贊成同性戀或不租借地方給同性戀者，便觸犯歧視條例，那麼他由於其良心自由、信仰自由，現在反被法例所歧視，這便是逆向歧視。但是，在同性伴侶關係方面是不存在的。

我呼籲大家支持張超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因為政府的修正案通過後，張超雄議員一樣可以動議其修正案。

梁議員，聽過多位同事的討論，我首先想說清楚數點。

兩者的方向是不同的，希望各位同事明白這很基本的一點。第二點，回應很多同事說社會沒有共識，因為這是我們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我想大家了解，訂立法例不是要解決文化問題。

我不知道同事們有否閱讀判詞。我想法律是最清晰的，它不可以說你不對，是因為它覺得你不對，而是一定會有一個思考、理性討論的過程。我們回看這位梁先生提出的司法覆核的判詞，法庭首先確認香港現時的婚姻制度，同時亦確認這樣對待梁先生及其同性伴侶屬於歧視，但這種歧視是否合理及令我們接受的呢？

回顧過去兩天的辯論，我感受到香港對於性傾向的平權的討論，其實不但沒有向前，更甚的是，其速度之緩慢已達到令人以為自己向前走但其實是在向後退的地步。

對於這種心態，其實平等機會委員會在其前主席周一嶽離任前發表"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的內容和所進行的公眾諮詢，已經全部回答了大家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要討論的是究竟如何在討論禁止性傾向歧視的條例時，訂立......

我現在便是要總結委員的討論所反映的現象。

我看到網上有些同志團體將我們提出的數項修正案表述為對同志伴侶權益的保障。羅冠聰議員請我向各位說，其實我們內心感到不好意思，請大家想深一層，我們在討論《條例草案》的附表中"相關人士"的定義和排序先後時，究竟是在保障大家甚麼權利呢？我們現在是要保障大家領取骨灰龕的權利......

嚴格來說，這種權利其實並不可能幫助現時實際在社會上生活的同性伴侶。

但是，為何我們還要用這麼多篇幅解釋我們的修正案呢？很簡單，正如我剛才開始發言時所說，我相信立法會或政府訂立一項法例時，不是要處理文化問題，而是處理權利問題。

主席，我的發言會盡量精簡。不過，我們在現階段作最後發言，總結過去我們就着這些修正案的辯論。既然是總結，難免會重複或撮要我們以往的討論。所以，我希望主席在處理上可以稍為寬鬆一點，因這是我們最後的發言。我亦想指出，你剛才限制議員表述或發言的時間，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現在是我們逐一審議修正案的階段，議員的發言如果是冗贅、無聊、瑣屑，主席絕對有權力限制我們。

今天我們終於處理這項《條例草案》，我們絕對支持，亦覺得應該及早通過。不過，這項《條例草案》所引起的一些後遺症，就是在特殊情況下，包括這些龕場會倒閉，誰有權領取骨灰。

大家看法不同，我們尊重，甚至對於不同性傾向，其他議員有不同意見，我們也須要尊重。不過，他們不可以歪曲事實。

而有關的修正案，在上一屆已經由何秀蘭議員提出，當時的會議你亦在席。這是完全不成立。今屆，代理主席，你是我們的內務委員會主席，你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而法案委員會的報告是在內會會議上向你提交的。

所以，你說我們"偷襲"，我們如何"偷襲"？經年的討論，加上所有事在陽光之下，何來"偷"？我覺得這說法，有點過分。不過，你說"偷襲"是不對之餘，我覺得周浩鼎議員跟你"口水尾"，拍檯說我們"偷襲"，就更加無稽。因為他真人示範何謂"偷襲"，"偷"就是偷偷摸摸，不能見光，去"襲擊"。

邵家輝議員把《條例草案》的辯論延伸至男同性戀者的愛滋病感染率，除了企圖抹黑，我看不到有甚麼原因。

我們只是要求在海外註冊獲海外法律承認的婚姻關係和民事結合的另一方有權領取其過世的親密伴侶的骨灰。這樣怎會引來危險呢？"慢咇"現時在席，他會否引來危險呢？他是一名同性戀者，而我不知道這議會內有多少同性戀者。我們周遭的朋友、親屬中也必然有同性戀者。

香港已有數項法例對同性伴侶及同居的人士，提供了一些保障。我們說的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給予他們基本的權利。如果這樣，也說會帶來危險，其實當中的危險在於我們的社會有否包容？有否平等概念？有否人道概念？即使香港的法例沒有承認這些關係相等於夫妻或配偶的關係，但在特殊的情況、特殊的需要下，我們也給予這些伴侶平等的權利。

不過，我們的修正案也並非沒有道理，我們是以平等權利和人道的角度來提出這些修正案。千萬不要把這些修正案的做法看成是帶來危險，甚至為香港的家庭價值和道德帶來影響。我希望公眾明白這點，我亦希望同事明白。最後，正如陳志全議員所說，即使政府提出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仍可動議我的修正案。我希望同事支持這個平等的權利，即讓海外締結的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另一方，哪怕是同性的伴侶，以親屬的身份來申領其去世伴侶的骨灰。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在我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若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獲得通過，陳志全議員及朱凱廸議員便不可動議他們的第一組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他的第一組修正案，予以通過。

張超雄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附表5。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超雄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的第二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附表5。
在我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第二組修正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若局長的第二組修正案獲得通過，陳志全議員及朱凱廸議員便不可動議他們的第二組修正案，而梁國雄議員亦不可動議他的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他的第二組修正案，予以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附表5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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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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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第二，公民黨較早前向政府或財政司司長提交書面意見時提出希望在租金方面有寬免措施和寬減稅負，我認為這是有需要的，並會予以支持，因為就一般的年青人來說，即使他們的收入水平屬中等或較高，有能力負擔現時高昂樓價的只是鳳毛麟角。

所以，我很希望將來對稅務作出檢討或在考慮稅務寬減時，應該順應現時這一代的需要。

這是很大的數目，因為隨便一個400至500平方呎的單位，現時的樓價約500萬元至600萬元，30%的首期即接近100萬元至200萬元。除非年青人的家人很有錢，好像我們間中也看見一些很令人羨慕的父母，在樓盤開售時以一千數百萬元甚至數千萬元購買物業給子女，擔心子女沒有居所，但我相信這些個案是極少數的。大部分的基層年青人只可以選擇繼續與父母同住，繼續擠在100至300平方呎的小單位內，直至他們有機會搬離。

第二，我想說的是關於個人進修開支的扣除額，雖然表面上增加了，但其實在法案委員會上，我也不止一次說，能夠申請寬免的範圍相當狹窄，特別是如果已經申請一次，便不可以再度申請。

其實，政府有需要主動找出適合的課程，以協助不同的人士。

不過，大家看看，現時坊間有多少課程能夠對應他們的需要呢？換言之，政府應主動找一些課程，甚至透過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提供一些誘因或擴闊有關的範圍，這是有需要的。大家可能也知道，很多殘疾人士或照顧者如果沒有辦法處理他們的問題，責任便一定重新落在政府身上。舉例說，如果他們能夠照顧殘疾家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可能未必需要申請護理安老院，或政府資助的院舍或沒有政府資助的私人院舍。所以，就這方面來說，我看見現時的課程中絕少由政府主動為這些有不同需要的人士，特別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或為照顧弱勢社群而開辦的課程。

對於家中有殘疾人士的家庭來說，這75,000元聊勝於無。

局長，也許你不清楚，但你可以問問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現為政務司司長的張建宗。

所以，政府增加這項免稅額，我覺得以"贖罪"這詞語來形容較為恰當，因為既然幫不了他們，要把責任扔回給他們，便採用這不用花費政府金錢的做法，只是寫個數字便可，但寬免的金額與政府"派糖"的300億元比較，實在是九牛一毛。所以，這些我稱之為"雞肋"的稅務寬減，我們很難不接受，但可否幫助他們呢？

殘疾人士在香港的定義相當狹窄，其實現時有很多不同程度或情況的殘疾，或我們稱之為"看不見的殘疾"或看不見的有需要人士，而根據現時狹窄的定義，他們或他們的家人完全得不到任何資助和照顧，甚至現在討論的稅務寬免也不能令他們受惠。除非政府將殘疾人士的定義根據現代的觀點作出調整，否則，很多看不見的殘疾，包括不同的情緒、精神上的病患，或是我們看不見的在機能上的殘疾，也不能得到照顧。

所以，只增加寬免額絕對幫不了他們。

對於很多在大企業工作的人士來說，2萬元這數目實在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卻一視同仁，對所有人提供2萬元的寬免額。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

當政府一方面說要檢討稅基和稅制，希望能增加經常收入時，另一方面卻在"倒米"，我相信絕非香港人之福。無論如何，雖然這項《條例草案》千瘡百孔，但正如我開始時所說，有總比沒有好。因此，公民黨會接受這些修訂。

我特別多謝由梁繼昌議員擔任主席的法案委員會和相關議員早前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正如我動議二讀時表示，《條例草案》是修訂《稅務條例》，以落實2017-2018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所建議的稅務寬減措施。

上述的調整會令政府每年的稅收合共減少20億元。除了上述恆常措施外，《條例草案》亦訂明寬減2016-2017課稅年度75%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每宗個案以2萬元為上限。有關扣減會在納稅人該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反映。這項措施會令政府的收入減少183億元。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讓我們能早日實施上述各項惠及納稅人的措施。《條例草案》獲立法會通過後，稅務局將由7月底起發出的評稅通知書中，落實相關寬減措施。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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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現在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第1至9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9條納入本條例草案。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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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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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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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7年稅務條例草案》。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代理主席，請容許我先就這項議案的時間說兩句話。按照今天的工作，我需要出席下午4時30分舉行的記者會，交代有關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工程所使用的混凝土樣本可能出現的質量問題。所以，我希望可以及時完成這項議案的審議，以趕及出席稍後的記者會。

立法會曾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該項議案，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工作，對決議案並無異議。我對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謝。現行的運輸政策以公共交通為本，以鐵路為公共交通的骨幹，其他交通工具則擔當輔助角色。公共小巴的角色是提供輔助接駁服務，以及為乘客較少或不宜使用高載客量交通工具的地區提供服務。公共小巴的數目因此設有上限，自1976年起一直維持在4,350輛，目前約七成半為綠色專線小巴，其餘為紅色小巴。公共小巴整體每天平均載客約180萬人次，過去5年佔公共交通服務市場的比率大致平穩，維持約15%。上述4,350輛公共小巴的總數上限，過去一直根據《條例》第23條下制定的附屬法例施行。根據該條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憲報刊登的公告，限定任何時間就某種類車輛可予登記的車輛數目。《條例》亦訂明立法會可藉通過決議，延長限定的有效期。歷年來，立法會均通過決議，延續上述公共小巴總數上限的有效期。自2001年以來，每次均把該上限的有效期延長5年，令業界可以有相對較穩定的經營環境應付各種挑戰。在2015年，5年期的公共小巴總數上限即將屆滿，政府曾就應否維持公共小巴的總數上限進行調查及檢討，其後於2015年11月6日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建議，再度將總數上限延長5年，並得到支持，而公共運輸業界亦表示支持。我們旋即於去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決議案。然而，由於立法會當時需要處理大量議程及其審議進度的實際情況，未能及時在2016年6月20日，即決議案的限期屆滿前通過議案。

在制定該《公告》時，政府已告知立法會，我們會在《公告》有效的12個月內，根據《條例》再次安排向立法會提交議案，將公共小巴總數上限的有效期延長5年。我現在正式提出議案，旨在將總數上限的有效期延長5年至2022年6月20日，以全面落實先前檢討所得出、並獲立法會和業界支持的建議。現時須處理的議案只涉及維持公共小巴車輛總數上限的建議。至於公共小巴座位數目的上限方面，政府已於本年4月底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建議修訂法例，將座位數目上限增至19個。法案委員會正對該條例草案進行審議。

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我接獲通知，劉國勳議員會代替易志明議員就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發言。

代理主席，我現謹代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233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作出報告。小組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審議政府當局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233條提出的擬議決議案。

小組委員會並不會提出任何修正案。鑒於當局會提交《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將小型巴士的座位上限由16個增至19個，在審議擬議決議案期間，委員曾詢問當局會否考慮縮短現時小巴數目法定限定的有效期，例如由5年縮短至3年，以便在已加設座位的公共小巴投入服務後，再行檢討該法定限定，包括因應座位增加及減少路面車輛數目以紓緩交通擠塞和空氣污染的政策下，可考慮下調法定限定。就此，委員察悉，該法定限定只是可予登記為公共小巴的車輛的上限數目，而且多年來，市場對公共小巴服務的需求大致保持平穩，專線小巴及紅線小巴的出車率甚高，加上維持穩定的經營環境，有利公共小巴業界作出投資計劃，改善服務。因此，當局認為維持現時的法定限定5年屬恰當。委員認同當局採取增加座位而非增加車輛數目的做法，以應付乘客需求。鑒於公共小巴司機短缺及老齡化的問題嚴重，增加車輛數目其實亦未必切實可行。另一方面，委員要求當局推出措施，包括降低公共小巴駕駛執照的批核門檻及精簡相關程序等，以協助業界招聘司機及吸引年青人入行。此外，委員亦對公共小巴業界面對的經營困難表達關注。委員指出，隨着新鐵路線陸續開通，小巴業界遇到的挑戰越來越大，委員促請當局推出措施，包括透過開辦新的公共小巴路線支援業界，特別是開辦為偏遠地區及並非由新鐵路站步行可達的地方提供服務的路線。以上是我代小組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提交的報告。

即使在一些偏遠地區仍有很大需求，但增加座位才是一種較為有效和實際的做法。副局長剛才也提到，接下來的《2017年道路交通條例草案》亦會討論把公共小巴的座位數目由16個增至19個，而我亦再次加入了有關法案委員會。當然，我認為座位數目應該增至20個，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在很多屬於新市鎮的地區，公共小巴是它們主要或唯一的交通工具。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代理主席，這項擬議決議案是要把公共小巴的總數上限訂為4,350部，並維持這個上限直至2022年6月，即是為期5年。

回望1970年代，當時香港人口只有約400多萬人，但隨着時代變遷，今天我們的人口已經增加至700多萬人，增長率超過四成。其間，香港社會已有不少轉變，例如，公共屋邨的基本規模已由過去的7層或16層，演變至今天最低限度也有30層至40層，而道路網絡亦不斷膨脹。舊日連接港島與九龍之間只有紅磡海底隧道，但今天已經增加了東區海底隧道及西區海底隧道。雖然香港的轉變那麼大，但公共小巴數目的上限卻仍然維持在4,350部。

因此，當政府決定以集體運輸系統作為主要交通政策時，作為輔助角色的公共小巴的增長就有需要受到限制。對此原因，我們是認同的，因為鐵路的乘客量始終較公共小巴為多。

主席，由於我的黨友易志明議員有事未能出席會議，我代他就決議案發言。公共小巴的車輛數目自1976年至今一直維持在4,350輛。歷年來，立法會已多次就政府建議的法定小巴數目作討論，均沒有太大爭議，亦順利通過延長5年的議案，只是由於去年立法會"拉布"，使相關議案未能獲得處理。相關議案今天再次提交立法會，易志明議員和自由黨也會予以支持。近年車輛數目不斷增加，但道路發展卻未及車輛的增長速度，令道路擠塞問題越趨嚴重，不但增加了市民的車程時間，亦不利路上的公共交通服務，小巴及專營巴士因塞車而導致脫班的情況時有所聞。因此，在未能有效地紓緩道路擠塞的問題前，任何有機會增加道路負荷的建議，均應慎重考慮，包括政府倡議的專營的士服務。同時，小巴業界正面對司機不足的情況，在現階段增加小巴數目，只會出現有車輛卻沒有司機駕駛的情況。主席，我想藉着今天的機會，再次為小巴業界表達其面對的營運困難，希望當局正視。過去10年，公共交通工具每天的乘客量增加了13%，由2005年的1,110萬人次增加至現時的1,250多萬人次，但小巴乘客量卻不升反跌，市場佔有率已由2005年的15.7%下降至2016年的14.1%。公共小巴發展逆勢而行，歸根結底，便是政府沒有就各公共交通工具訂下長遠的發展藍圖。香港地少人多，特區政府的運輸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本，而鐵路是公共交通的骨幹，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小巴則擔當着輔助角色。這個政策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鐵路網絡不斷擴張，其市場佔有率已由10年前的三成升至現時的四成。去年12月南港島線通車，即時令區內小巴生意大幅下跌，有紅色小巴更因路線出現嚴重虧蝕而停止運作，但綠色小巴卻由於服務受到政府監管，即使有虧損，他們仍然無奈地須持續運作最少3個月才能重組路線。隨着未來南港島線和沙中線等鐵路相繼落成，相信小巴的市場佔有率將會進一步收縮。如果政府沒有推出支持業界持續發展的有效政策，平衡各公共交通工具的角色，只會令小巴業的營建更見困難。事實上，我的黨友易志明議員曾在立法會促請政府應盡快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希望政府能從較宏觀的角度，為隨後10多年的交通運輸系統發展作前瞻性的規劃，並為各種公共交通工具訂立更清晰明確的定位。雖然議案獲議會同事支持，但政府最終只進行較狹窄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有關研究已進入尾聲，並已落實小巴座位增加至最多19個的建議，但增加座位並不足以解決現時小巴業面對的問題。一直以來，政府並沒有為小巴制訂長遠持續發展的政策及予以扶持。正如政府近日提出調高違例泊車的罰則以起阻嚇作用，但違泊的最根本原因是泊車位不足，小巴自然首當其衝，因為香港政府從來沒有為業界提供適合的泊位，小巴司機晚上放工後，把小巴停泊在小巴站內是很自然的事，但雖然只是在晚間停泊，又沒有造成任何阻礙，但卻被警方抄牌，可見政府對小巴業並沒有提供足夠的配套和支援。近年小巴業的營運成本，包括保險費和車輛維修費，均持續上升。

在明年1月1日，歐盟II期的柴油商用車輛將不獲續牌，若要在政府推出的"淘汰歐盟四期以前柴油商業車輛特惠資助計劃"下申請資助，小巴車主必須於今年年底前換車，但市場上卻欠缺可以更換的車種。因此，截至今年年初，在各類商業車輛中，小巴的參與率相對地低，只有兩成。小巴的經營成本不斷上漲，但經營空間又日漸收窄，對業界構成沉重的財政壓力。慶幸的是，過去兩年國際油價回落，這才勉強抵銷增加的成本，令以往經常聽到有專線小巴營辦商申請取消路線的情況有所緩和，但油價並不會持續處於低位，近月油價已迅速向上攀升。由於車費的調整需經運輸署審批及進行地區諮詢，即使綠色專線小巴的營運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亦未必可以順理成章地透過增加票價而止蝕。因此，政府亦因應小巴業界的建議，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的修訂條例草案，希望透過增加座位，改善小巴營運者的財務狀況。我個人認為此想法並不存在，除非整體小巴的乘客量能有實質的增長，但正如前述，小巴的營業前景是並不理想的。小巴面對的問題，除財政壓力外，還有司機青黃不接。小巴司機，特別是綠色專線小巴的司機工作時間長且困身，再加上在調整收費方面又往往遇上諸多阻滯，車費的調整幅度較成本上升的速度滯後，車主難以有空間調高司機的薪酬，令小巴司機的薪酬一直欠缺市場競爭力，衍生的後遺症便是招聘困難。由於司機短缺，導致替更司機的百分比更較正規司機為高，比例為6：4，情況並不健康。

自2015年6月1日起強制有意成為公共小巴司機的人士須接受職前培訓後，業界表示新人入行明顯有所減少，加劇小巴業招聘困難的問題。公共小巴面對市場不斷收縮，業界亦希望因應市民所需擴大經營空間。雖然運輸及房屋局表示會引入專線小巴服務往來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交匯處及港鐵東涌站，但我仍然希望當局在東涌新市鎮開辦專線小巴往來機場島及東涌，以方便在機場上班的員工。事實上，易志明議員及其他議員在議會上曾多次提出這建議，但當局表示，東涌新市鎮現時的鐵路和專營巴士服務已十分完善，故於該區暫無引入公共小巴服務的計劃。可是，我卻聽到有不同的聲音，在赤鱲角機場附近的企業均表示該區交通不便，不但影響員工上下班，亦影響招聘。機場社區一直面對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既然政府一直銳意發展香港成為航空樞紐，除擴建機場外，其他配套亦應配合。否則，即使日後落成三跑系統，亦難有足夠人力資源作支援。小巴是市民日常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彌補鐵路和巴士服務的不足，例如部分屋邨距離港鐵站較遠，居民需要依賴小巴接駁鐵路服務。因此，我支持港鐵與所有專線小巴路線提供轉乘優惠。既然小巴服務在整個公共交通運輸系統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輔助角色，當局應予以適當扶持，給予小巴生存空間，並為小巴服務制訂長遠發展計劃，讓小巴可以更有效地發揮其功能，為市民提供完善及有效率的公共交通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主席，我首先多謝發言的多位議員支持政府這項議案。當中有兩三位議員在發言時表示，他們關注到小巴業界的經營環境。政府明白公共小巴業界的經營困難，包括營運成本上升、司機短缺、交通擠塞影響服務運作，以及營運空間受到鐵路擴展等因素而減少等問題。為了協助小巴業界改善其經營環境，其實運輸署實施了多項紓緩措施，包括：第一，在新發展地區內有乘客需求的地區提供營運機會。例如，為了配合需求，運輸署在2014年推出兩條服務已發展地區的新專線小巴路線，以及4條服務啟德和水泉澳等新發展地區的新路線，供有興趣人士申請營運。其後在2015年，運輸署推出了服務洪水橋和安達臣道新發展區的3條專線小巴路線。在2016年，運輸署亦推出了1條服務九肚山的新專線小巴路線，該路線於2017年4月投入服務。此外，提到即將落成的港珠澳大橋，當港珠澳大橋開通時，運輸署亦計劃規劃一條新專線小巴路線，以服務東涌和大橋口岸。第二，因應紅色小巴業界的要求，運輸署亦會按個別地區的實際情況放寬或取消上落乘客的限制區及禁區。第三，運輸署鼓勵業界開拓非車費的收入來源，例如車身、車廂或多媒體廣告。第四，運輸署容許小巴在非繁忙時間停泊在各公共小巴站，以減低其泊車開支。我剛才聽到張議員轉述易志明議員的要求，並提及有關泊車位的困難。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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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就批准《2017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規例》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這項議案的目的是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由2018年1月起開始向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收取規管費用，並同時調高4項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收費。立法會於2012年11月通過《2012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訂定法定的強積金中介人規管制度，並同時賦權積金局向強積金中介人收取註冊費、核准費和年費，以收回規管成本。當時，積金局為減低過渡安排對業界的影響，讓業界較易適應新的法定規管制度，建議在新規管制度實施初期豁免上述費用。立法會亦同意積金局在法定制度落實一段時間後，按收回相關成本的原則，釐定收費水平。鑒於強積金中介人規管制度一直運作暢順，而且強積金中介人已獲寬免費用4年，積金局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開始收取相關費用。此外，積金局向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收取的費用，自1999年以來一直沒有作出調整。這些費用的現有水平未能反映積金局目前處理相關監管工作的成本，故此，我們認為有需要上調該等收費。強積金中介人收費包括主事中介人及附屬中介人的註冊費和年費，以及核准隸屬主事中介人和核准成為負責人員的費用，金額由130元至2,340元不等。由於主事中介人大多數是中小型公司，積金局在諮詢了業界組織的意見後，建議把收費水平初步定於相關成本的六成，以減輕中小型企業的成本負擔。積金局計劃在5年後進行檢討，以期把強積金中介人費用逐步調高至可收回全部成本的水平。此外，我們亦建議按收回成本的原則，上調4項有關獲強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註冊計劃的費用，上調幅度由200元至1,300元不等。積金局就該等收費諮詢了負責支付這些費用的僱主，他們並無異議。積金局會定期檢討該等費用的成本，有需要時會提交調整收費的建議。上述建議如獲立法會通過，新收費將於2018年1月1日生效。我們預計收費建議會為積金局帶來每年額外810萬元收入。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今次政府提交的決議案主要是向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收取規管費及調高4項獲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的收費。從金額來看，收費只是數百元至3,000多元之間，對業界的負擔應該不會太大。當然我亦不希望業界將有關成本轉嫁顧客，變相提高強積金的收費。主席，我們經常聽到市民對強積金表示不滿，不但因為回報低，而且過去10多年來，從數字來看，強積金的回報率只有3.5%。更重要的問題是很多市民均投訴強積金收費高、種類多、透明度低，嚴重蠶食供款者的權益。因此，市民對政府提出的任何收費項目也非常敏感，不管是強積金受託人向供款人直接收取的費用，還是政府向強積金中介機構收取的費用，他們始終擔心"羊毛出自羊身上"，最終還是要由供款人自行承擔所有費用。因此，我一直認為強積金的收費機制要有更大的規管。

中長線而言，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在市場失效時更應該考慮引入"一刀切"的收費水平上限。此外，當局亦應該研究是否可以改變現行強積金的收費方式，規定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再加上通脹的調整，從而有效地降低收費水平。同時，積金局亦應該繼續理順基金的種類和數目，以及將產品簡單化，以進一步壓低強積金的收費水平。現時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收費是從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和基金管理費。目前強積金已實施超過16年，總資產值已超過7,000億港元。隨着計劃營運經年，資產值越來越大，可以由資產攤分固定成本，達致規模經濟效益，從而降低成本佔管理資產的百分比。因此，如繼續以百分比作為強積金收費基準，未來將變得越來越不合理。同時，我們看到香港有不少退休金計劃及英國、澳洲等地的退休金行政費已採用固定收費模式。因此，我們建議積金局可以積極研究規定向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再加上通脹作調整，取代現時從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收費的做法，而我剛才亦已談及這一點。同時，我們亦建議政府進一步增加強積金可投資的產品類別，包括現時機場第三條跑道等公共基建的債券，又或是與通脹掛鈎及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的強積金產品，以及全不收取任何管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投資產品。預設投資基金雖然可以為不懂得投資或選擇強積金產品的"打工仔"提供所謂"自動波"的投資方法，收費亦比較低，但卻無法為強積金供款人提供穩定或較具吸引力的回報。由於部分市民期望強積金能夠獲得高回報，又或是實質保本及與通脹掛鈎，故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過去數年一直建議政府當局應該提供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前一項建議傾向容許強積金供款人能夠將自己的累計權益放於外匯基金，其具體操作方法可以是增設一項與外匯基金掛鈎的強積金成分基金，併入外匯基金的投資組合中進行投資，並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作為公共信託人，讓市民透過有關產品進行較佳的投資選擇。至於與通脹掛鈎的強積金成分基金產品，為了降低投資管理成本，我們建議將這類基金產品直接投資於政府的通脹掛鈎債券，即iBond。此外，設立不收取管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強積金產品其實特別適合一些年長和接近退休年齡的僱員。我們建議當局應該考慮設立純屬銀行儲蓄形式的強積金產品，並由積金局管理，讓較年長如55歲或以上的計劃成員有一項新的選擇。此舉可以保障年近退休的人士，一旦他們在退休前的數年間遇上金融海嘯等經濟逆轉周期，便可完全鎖定作為退休之用的累算權益水平，避免他們原來的累算權益在退休前的數年間因市場波動而被侵蝕。主席，強積金涉及"打工仔"經年累月的投資儲蓄，亦是他們退休後的重要收入來源。因此，我們十分希望當局能夠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讓僱員能夠完全自主地安排他們的投資。事實上，政府數年前已要求積金局在3年內完成全自由行的部署，但至今我們仍只停留在與積金局和業界探討建立eMPF的中央電子平台，為全自由行鋪路。其實民建聯希望政府能夠多做一步、多走一步，加緊進行相關工作。最後，我亦希望政府能夠適當地檢討積金局未來的角色、功能和發展願景，因為只有透過改革積金局的職能和架構，才能為當局未來推動強積金產品及服務的長期發展開拓更廣闊的空間。主席，我謹此陳辭。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自2000年開始實施，至今已有十六七年，其間各方面都提出了很多意見。

所以，現在強積金應該逐步增加對社會的承擔和幫助。但是，強積金制度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其中為人詬病的就是收費較高。

我曾經出任積金局董事會的非執行董事，所以，對積金局的運作有相當認識。

所以，我希望政府將來密切注意這方面，別讓有關註冊費轉嫁到供款者身上。民建聯支持政府作出的有關決定，我也認為這是恰當的決定，現在應予實行，我想就此表態。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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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於1966年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成立，信保局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以減低本港出口商因商業或政治事故而未能收到款項的風險，從而推動和支持出口貿易。《條例》第18條訂明，政府須就信保局所應支付的一切款項作出擔保。《條例》第23條亦訂明，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不得超過立法會藉決議而釐定的特定款額。現時，信保局的或有法律責任上限為港幣400億元。財政司司長在2017-2018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建議信保局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上限由400億元提高至550億元。截至2017年4月30日，信保局承擔的或有法律責任總額約為388億元，亦即核准上限的97.1%，信保局預計，或有法律責任總額將會在2017年年中達到上限。為加強對香港出口商，特別是中小型企業，在全球營商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的支持，我們認為有需要提升對本港出口商的支援，使出口商能夠繼續維持業務及開拓新市場。在全球經濟持續波動的情況下，我們認為應確保信保局具備足夠的承保能力，使信保局能繼續向本港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預計550億元的新上限應足以應付信保局未來5年的業務增長。我想強調，或有法律責任只是指信保局在任何時間就其發出所有保單的最高負責總額，實際上，信保局以往的賠償數字遠低於或有法律責任上限。鑒於信保局採取審慎的經營方針，而且財政狀況穩健，我們預期政府最少在短至中期內無須為該局的負債提供資助。信保局會繼續恪守審慎風險管理的原則經營業務，並會定期檢討其財政狀況。主席，我謹此提出議案。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根據《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條例》，即香港法例第1115章，在1966年成立，目的是透過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保障出口商因商業或政治事故，未能收取款項的風險，從而鼓勵和支持香港出口貿易。信保局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證，會承擔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現時的法定最高負債額是400億港元。信保局依循一項旨在確保所得收入足以支付其一切可恰當地在收入帳報銷的開支政策，並根據《條例》的要求營運。《條例》第18條訂明，政府須就信保局應支付的一切款項作出擔保。《條例》第23條亦訂明，信保局根據保險合約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不得超過立法會藉決議而釐定的特定款額。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截至2017年1月31日，信保局所有有效保單承擔的或有法律責任總額約為373億港元，亦即為現時400億元上限的93.3%。到了3月31日，信保局承擔的或有法律責任總額，已增至391億元，差不多達核准上限的97.8%。兩個月間的增幅已相當可觀。信保局原本估計，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總額在本年年中滿額，即差不多達400億元。我們擔心，有關金額很快會達致這上限，因此我們同意，為加強香港出口商人，特別是中小企業出口商，在全球營商環境不明朗情況下的競爭力，我們需要提升對本港出口商的支持，讓他們能繼續維持業務，以及開拓新市場。在全球經濟持續波動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信保局應具備足夠承保能力，讓其繼續向本港貿易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險。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先生今次提出的決議案，能提高信保局所負或有法律責任的上限，由目前的400億元增至550億元。信保局估計，新上限能夠應付未來5年的業務增長。我不知道這個估計會否過於樂觀，局長？

信保局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的上限，在2009年已曾增加150億元。但是，3年後便要前來立法會再次申請增加100億元，達至現時的400億元。

我們知道信保局專為每年營業額少於5,000萬元的出口商提供小營業額保單，為出口商與海外買家簽訂銷售合約，提供保障。

因此，我們要從審慎管理公共財政的角度來考慮這些相關建議。但是，信保局多年財務表現的紀錄顯示，信保局在2009年至2016年期間，每年也錄得盈餘。以2009年和2010年來說，可能這兩年因為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外貿經營的環境較為惡劣，信保局的經營環境較差，保險費收入足以支付當年索償的數字。去年，信保局的保費收入是2億6,000萬元，賠償額只是7,600萬元，利潤相當可觀，受保的出口企業的業務額達到1,105億元。由此可見，信保局對業務風險的承擔不是太大，相當有限，卻可以為香港出口貿易提供相當大幫助。

我認為最少有兩點值得留意：第一，去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作出一個競選承諾，便是在貿易問題上，要採取強硬態度，為美國人爭取最大利益，尤其針對美國主要貿易對手，即中國。由1990年代開始，中國出口數字急速增長，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增長更快。

雖然中美關係由特朗普剛上台時出現緊張，到近期較為緩和，但對於美國政府在未來可能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信保局必須密切監察本地出口商的經營環境，在適當時間提供市場需要的支援，以保障出口業這一條經濟支柱。第二，"一帶一路"的戰略會大大刺激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總額。根據資料，2016年中國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總額達到9,535億9,000萬美元，其中中國對外的貿易總額，比重達到25.7%，較2015年上升0.4%。從貿易市場來看，以我國在東南亞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進口來源地來說，越南已超過馬來西亞，成為我國沿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廣東是內地和沿線國家貿易規模最大的省份，佔全國20.9%，其次為江蘇、浙江、北京，比重均高於10%。我認為隨着"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擴展，這個貿易數字有可能呈現幾何級數的增長，而香港作為自由港，必須掌握這個寶貴的戰略機遇，在"一帶一路"沿線為自己尋找新的貿易發展夥伴，為香港轉口和進出口貿易創造新的增長點。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和信保局幫助本地貿易商開拓沿線國家的貿易機會，包括了解當地政策和法規，以及市場的信息，評估當地政治和經濟風險，並為他們提供一切切合"一帶一路"貿易所需的出口信用保險產品。

我們將於6月2日刊憲公告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所負的或有法律責任的新上限。回應黃議員剛才的發言，信保局會一如既往，繼續密切留意市場的變化和業界的需要，考慮推出適合支援中小企業的措施，包括在有需要時適時提升或有法律責任的上限。我亦很希望正如黃議員所言，因為看到貿易幾何式的增長而有需要調高或有法律責任上限。信保局會繼續恪守審慎風險管理的原則經營業務，繼續為香港出口商，尤其是中小型企業提供出口信用保險服務。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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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議員就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提出的議案。三項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議的擬議決議案。第一項議案：延展於2017年4月26日提交本會省覽，6項有關港珠澳大橋通車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

主席，在2017年4月28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6項有關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的附屬法例。本人謹以與港珠澳大橋交通安排相關的技術性法例修訂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議案，將該6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6月14日，讓委員有充分時間審議該6項附屬法例。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陳恒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我認為議題獲得功能團體選舉及分區直選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7年4月2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在2017年4月26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2017年吸煙令》。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該項附屬法例，委員同意由我動議一項議案，把此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2017年6月14日的立法會會議。

然而，由於這項議案涉及煙草業界的利益，亦涉及眾多與吸煙或相關健康問題不同持份者的看法，因此我相信有需要把這項《修訂令》的審議期延長。在剛過去的小組委員會諮詢中，有超過90個團體及持份者出席我們的公聽會，我們亦看到公眾對這項《修訂令》所要求增加健康警示的各種訴求。所以，我亦希望各位議員能支持這項議案，以便有足夠時間審議這項法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郭家麒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我認為議題獲得功能團體選舉及分區直選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7年4月2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審議《2017年〈2016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公告》。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議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生效日期公告》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6月14日。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主席，以上是我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的發言，接下來我會補充一些個人意見。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於2008年7月獲得立法會通過，旨在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以盡量減少各種產品對環境的影響。特區政府在2010年就推行廢電器計劃進行公眾諮詢，結果顯示社會各界，包括環保回收業均普遍支持推行計劃。

繼擴大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後，當局於2015年3月將《2015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條例草案》提交本會。本會相應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而我亦出任該法案委員會主席。《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制訂規管框架，以推行新的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妥善管理本地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計劃初期會涵蓋空調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及電腦產品這5類電器，業界俗稱"四電一腦"。任何人在香港於本身業務過程中製造受管制電器或為分發受管制電器而將該電器輸入香港，便須登記為登記供應商。登記供應商須為受管制電器向消費者提供循環再造標籤，受管制電器銷售商亦必須提供除舊服務，即凡向消費者分發一件受管制電器，須按消費者要求，從指定處所移走另一件同類電器，以供妥善處置，而消費者無需支付額外費用。當局會向受管制電器的登記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費，以收回計劃的全部成本。《條例草案》同時修訂《廢物處置條例》，將廢物處置發牌管制的範圍擴展至受管制電器廢物。如果符合指定條件，簡單及小規模的拆解工序可獲豁免。

環境保護署其後透過公開招標，與一家合資公司簽訂合約，設計、製造、營運上述設施，每年營運費用約2億元。該設施已經在去年年初舉行動土典禮，預計在今年年中啟用，每年可處理及循環再造3萬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約佔全港相關生產量43%，可有效支援相關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實施，增加本港將廢電器電子產品變成可再用物料，轉廢為材的能力。

顯而易見，當局如今提交本小組委員會審議的事項，正屬於所需後續工作的重要部分。有關工作可分為兩方面說明。其一，《生效日期公告》於今年4月21日刊登憲報，並於2017年4月26日提交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程序處理。《生效日期公告》旨在為廢電器計劃的進一步籌備工作建立基礎，包括賦權環境局局長訂立有關受管制電器供應商的登記申請及撤銷有關登記的規例，以及修訂《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相關附表載列的受管制電器清單，並就環境局局長對廢物處置批予的許可證、授權或牌照的費用事宜，修訂《廢物處置條例》。上述事項由《生效日期公告》的刊憲日期起生效。同時，修訂《廢物處置條例》，加入"電器廢物"及其"處置"的定義，並訂明環境局局長可向申請人批予廢物處置牌照的情況，由今年6月19日起生效。第二，《受管制電器規例》旨在為《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所須的運作細節訂定條文，主要事項是關於供應商的登記申請及對申請作出決定，登記供應商及銷售商就每類受管制電器提供循環再造標籤，每類受管制電器的循環再造徵費，登記供應商呈交申報須載有的資料，以及除舊服務方案的要求等。環境局局長本來已作出預告，打算在5月24日的立法會大會上動議議案，要求本會批准《受管制電器規例》，其後應內務委員會的要求撤回有關議案，讓小組委員會有時間詳細研究。

不過，我必須指出，有關當局在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和廢電器計劃方面，仍須加強與相關業界的溝通，務求訂立務實可行的方案。《生效日期公告》及《受管制電器規例》是整個推行計劃的重要部分，政府當局擬於今年6月19日起接受電器廢物處置牌照的申請，並計劃在今年年底開始，對未領有牌照而處置電器廢物實施禁制。我曾經向當局表示，從相關下游作業規劃的草擬、立法會的審議至生效，到各項配套措施的落實，涉及多方面，短短半年時間是否務實可行的目標，特別是給予環保回收業界的適應期是否足夠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小組委員會在本星期二舉行的第二次會議，聽到出席會議的業界部分團體代表的意見，就會認為我的質疑正反映業界的聲音。我及林健鋒議員和梁志祥議員亦曾在兩天前與一些業界人士會面，進一步聽取他們的訴求和意見。然而，正如我在主持小組委員會時指出，儘管主體法例涵蓋整個環保回收業的供應鏈，但《生效日期公告》及《受管制電器規例》主要針對供應鏈的上游，即有關受管制電器供應商的登記申請，以及除舊服務方面的要求等事宜，而業界部分團體代表所反映的意見，則來自供應鏈的下游，超出本小組委員會的處理權限。主席，與下游相關的業界如何過渡到新安排，並且繼續暢順運作，政府必須重視。例如，業界的下游營運者，有很多也是中小企，我們明白政府當局要實施發牌規管是大勢所趨，但希望當局要與業界進一步溝通，在擬定發牌條件上避免門檻過高，特別是要詳細考慮營運商的"處所"問題，因為涉及規劃、地政及消防等多個政府部門，如果政府內部的"經脈"未能打通，不少業界的中小企營運商的運作就會窒礙難通。

主席，我謹此陳辭。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我認為議題獲得功能團體選舉及分區直選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

主席，我確認《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已獲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立法會。

主席，我動議二讀《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

目前，交通銀行在香港的業務通過其香港分行經營。在合併後，交銀香港將會接手香港分行的零售及私人銀行業務，務求令有關業務的經營及管治架構更本地化。交銀香港是交通銀行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14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並於2015年9月獲得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銀行牌照。本《條例草案》與第五屆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先生提交的《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基本相同。該《條例草案》曾於2015年7月首次在立法會的相關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而相關的法案委員會亦已在上屆會期成立。法案委員會充分討論了交銀香港的資本充足比率、將會轉移給交銀香港的物業及負債，以及客戶利益和僱員權益的保障等事宜。及後，由於第五屆立法會會期終止，有關條例草案最終因未獲審議而失效。在本屆會期，我把《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重新啟動，並且已將之呈送予財經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12月5日的會議上進行討論。當時委員對合併提出了的問題和意見，交通銀行及銀行的顧問團隊均已一一回應，指出這一次合併符合香港銀行業在全球各地子行化的大趨勢；同時，交銀香港作為本地註冊成立的銀行，直接受香港金融規管制度監督，可望進一步加強銀行內部管治，以及提高運作的透明度。此外，作為一間本地註冊成立的銀行，交銀香港將於香港重點提供零售銀行及私人銀行服務，經營層面更貼近服務對象，能夠為客戶提供更優質及更具針對性的服務。再者，有關合併可以幫助交通銀行實踐以香港為發展重心的策略方向。在執行方面，交通銀行致力將合併過程對其業務營運及客戶的影響降至最低，銀行客戶一般無須簽署新文件。交通銀行並且保證，同意轉職至交銀香港的員工均可繼續留任，而員工的累計權益，例如年假或長期服務假期，均不會有任何改變。主席，在過去30年，香港已有超過20宗銀行合併，通過類似法例實行。我相信本《條例草案》不存在任何爭議性，亦切合香港銀行業發展趨勢，以及符合規管香港銀行業的政策目標。通過立法的方式實行合併，是公開及具透明度的做法，而且比較容易為客戶、第三方及社會公眾所理解。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現在的待議議題是：《交通銀行有限公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辯論中止待續，條例草案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同時，當中可能出現人為失誤及行政失當，以致全港選民的資料一次過失竊。

當然，這當中有一些歷史原因。

因此，我在立法會大會及過去的內務委員會都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徹查這事件。當然，我提出這項議案時，有不少議員同事都提出一些質疑，認為這很可能只是一宗很普通的失竊案，為何要就一宗失去了兩部電腦的普通失竊案，運用尚方寶劍來徹查？

選民登記制度可體現我們香港人的身份。

其實，大家也經歷了很多次。在多次特首選舉期間，大家都因為沒有這一票，無法選出心儀的行政長官，每次都感到遺憾。

選民登記制度具有政治含義，在過去二三十年的香港，這制度建構和塑造了我們香港人的公民身份。

在香港成為殖民地的初期，港英政府透過理民府管治香港。其後，港英政府為了增加所謂管治的認受性，於是便委任了一些非官守議員，開始時只有兩位。選民資格也非常有限制，有兩項條件，第一，你要繳交地租和差餉，即是有錢人；第二，在陪審團的名冊上要有你的姓名，換言之，你要懂英語。可能有些議員的先輩是其中一分子。這個選民登記制度明顯是一個不公平、不開放、不平等的，所進行的也是特權階級的選舉，是富殖民地特色的選舉。

到了1979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港英政府嘗試透過人口政策和地方選民登記制度，加強規劃香港的政治發展方向，於是在1979年開始進行討論。踏入1980年代，由於香港的前途問題，大家討論到究竟香港人的身份是香港的過客、難民、居民還是永久居民，亦即是我們口中的公民？

有否某些特定專業人士的資格？如有的話，便能登記成為選民。換言之，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討論香港前途期間，選民登記制度就是我們所說的"港人治港"整個思想的萌芽，亦即是說，登記成選民其實與"港人治港"的香港自治權有關。政府現在遺失了選民登記的資料，亦即是說根本沒有重視過香港人本來應有的自治權。"港人治港"是如何開始？

在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有很多爭議，我剛才所說的只帶出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何謂選票？

在1980年代初期當然不用討論這些問題，因為當時香港是殖民地；但到了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便要討論，亦即是說，選民那一票的份額開始有所演變。香港最大的特色，是在九七前的短短7至8年間，我們經歷了全世界整個現代民主體制下所有選舉制度的模式，包括多議席單票制、單議席單票制及比例代表制，即我們今天正在使用的選舉制度。在1980年代討論選民這一票的份額時，就是我們香港主權和中國這個地方之間的關係，逐漸拉鋸、角力出來的結果。這當中可能有很多歷史片段，我簡單地說。在1980年代後期，當時香港仍然沿用多議席單票制。但是，彭定康來到香港時，在1992年曾提出不如把香港的制度改成單議席單票制。這個說法一提出後，在北京口中便成為"三違反"，被指違反當時中英談判的承諾。至於香港的既得利益團體，包括在座的大黨的反應是，當年的民主黨支持彭定康單議席單票制的說法；民建聯認為不應是這樣，不如轉為比例代表制或多議席單票制。因為單議席單票制的一個缺點就是可能對大黨有利，但比例代表制可能令較小的政黨在選舉期間容易贏取當中的席位。九七之前與今天的形勢相比，今天的倡議完全不同，今天建制派有同事曾提出過不如廢除比例代表制。

主席，這一段歷史告知大家，選民登記制度並不是車輛的登記註冊，選民登記制度是國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而香港社會卻如此荒謬。在《基本法》下，作為香港人最具體能體現、保障和實踐的權利，就是在每4或5年投下的一票。過去幾年，我們經常提出本土主義、港中矛盾等，其實所說的是香港人發現在過去數十年，無法透過選民登記這個制度來證明本身是當地公民、居民，以揀選自己的政府。

大家可能不明白我們香港整套政治制度，香港的信任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剛才這種說法只是回應一開始的問題：為何要使用《條例》調查一件普通失竊事件？希望大家能從中學習，互相交流，請大家支持我提出的議案。

特區政府反對這項議案。在今年3月27日，選舉事務處職員發現存放在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後備場地亞洲國際博覽館一間上鎖房間內的兩部手提電腦懷疑失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高度重視事件。對於這次事件對公眾造成不便和困擾，我再次代表選舉事務處向全港受影響選民衷心致歉。在手提電腦懷疑失竊事件發生後，選舉事務處已即時展開一系列工作，包括發信通知受影響選民，以及與不同界別機構，包括金融、保險、電訊、零售、地產代理和資訊科技界別等聯絡，呼籲有關機構作出適當措施，務求令事件可能構成的影響減到最低。選舉事務處亦一直與有關機構保持聯絡，如發現有異常情況，必定會第一時間知會受影響人士和執法機構，及時採取相應措施。我們理解議員以至公眾對這次事件的關注，因此我們亦在事件發生後主動致函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召開特別會議，向議員交代事件的詳情及跟進措施。事務委員會主席亦很快安排了在4月11日舉行一次特別會議。在會議上，我們向委員交代事件經過的基本資料和一些初步觀察，選舉事務處亦承認在數方面的安排有不足之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亦在會議上宣布成立一個由副秘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並邀請相關部門，包括保安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選舉事務處的代表為小組成員，全面檢討這次事件的成因和過程，汲取當中的教訓，提出改善措施。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法官亦支持由局方成立專責小組處理有關檢討工作，並已責成選舉事務處作出全面配合，切實執行小組提出的建議。選管會亦會根據相關選舉法例，全面檢討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專責小組將於6月中旬完成工作，並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提交報告。我們較早前亦已經預告會在6月19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交代專責小組的檢討結果和建議，屆時亦會回答委員就事件的各項提問。除專責小組正進行的檢討工作外，警方的刑事調查，以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正式調查均仍在進行中。此外，在4月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總選舉事務主任亦表示處方會進行內部調查，如有證據顯示有員工違反內部守則或觸犯任何規例，處方會按公務員的既定機制採取紀律行動。主席，以上各部門、機構和專責小組現時正就事件的各方面，包括成因、刑事、個人私隱、選舉安排，以至公務員紀律等角度，均各按其職權和既定程序進行調查。我希望議員能夠給予上述各部門、機構和專責小組時間和空間，以妥善進行各項調查和檢討工作。我必須承認這次懷疑失竊事件反映選舉事務處的部分行政安排有欠妥善，值得深入檢討、查明原因，並作出改善，以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這正是本局成立專責小組徹查事件的目的。選舉事務處必須痛定思痛，在有關調查和檢討工作完成後，全面落實專責小組、公署和選管會的有關報告所提出的各項建議。主席，我們理解議員對事件的關注，而我們亦已承諾在專責小組工作完結後，向事務委員會交代檢討結果和建議。現時，基於事件涉及刑事成分，而各項有關調查，特別是專責小組的檢討、警方的刑事調查和公署的正式調查均未完成，選管會亦仍然在準備和撰寫向行政長官提交的選舉報告之際，我們認為由立法會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處理有關事件，既無必要，亦不恰當。因此，我呼籲各議員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首先，我要多謝鄭松泰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不過，他在剛才的發言中花了很多篇幅談論選舉制度，但我想集中討論今次這宗很離譜地遺失了香港300多萬市民的個人資料的事件。不過，我要先指出，我也擔心今天的發言人數可能不多，但無論發言人數多寡，也希望政府明白即使發言人數不多，並不代表這宗事件不重要。相反，我認為市民和議員一定要重視今次事件，否則政府會以為可以得過且過，而且會議廳內現在也沒多少議員，讓三數議員發言過後便可了事，反正只要有心拖延，市民和議員日後定會忘記。

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會展開調查，但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此外，我亦先後於3月31日和4月19日去信申訴專員公署，投訴選舉事務處行政失當，要求展開調查。

這次小圈子選舉只有不足1,200人投票，但當局卻帶了300多萬不用投票的選民的資料前往會場，而且還要是後備場地，這顯然及一定是有問題。但是，當局還要拖延這麼久，待至6月19日才前來提交報告，我認為此舉本身已有拖延成分。

副局長剛才發言中的開首數句說話，令我尤其感到不滿。他一句對不起都沒有，便先說反對立法會進行調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訂有基準資訊科技保安政策及《資訊科技保安指引》，詳列局方和部門人員應如何處理保密資料，以及使用手提電腦、USB記憶體這些高風險流動裝置和可移除式媒體的指引。當中說明使用這些裝置有一定風險，因為它們體積細小，容易遺失或被盜，而且為避免資料外泄，應減少將保密資料儲存在手提電腦。上述指引第13.2a條很清楚訂明，"將資訊科技設備帶離場地的人員亦不應在公眾場所隨意放置資訊科技設備。如有需要，亦應將設備鎖好，以防遺失及被盜。

該指引第10.3a條亦訂明，員工應具有充分理由，才可使用這些流動裝置，並應事先得到正式授權，以儲存最少所需的保密資料到這些媒體為原則。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先生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馬笑虹女士均表示，對載有全港選民個人資料的電腦被帶到後備場地一事全不知情。

根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資訊科技保安指引第8.0版》13.2條所訂，使用這些設備須符合若干保安要求，包括我再一次引述的不應放在公眾場所，以及必須有足夠保安才可使用和處理。

據說當時用了一個箱，把數部手提電腦疊放在一起便了事，顯示選舉事務處人員沒有採取所有合理和切實可行的步驟，確保市民的個人資料受到保障，這種做法不單不可接受，而且要再次說明，已明顯違反了政府的內部資訊科技安全守則。

第五，這次事件確實影響了香港人對選舉制度的信心。

當政府看到民主派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時，便習以為常，不用思考，"自動波"，慣常動作一定是先反對。

痛定思痛、如何跟進、作出改善，這些話是較少聽到的，亦是頗正面的，我也希望他真的會這樣做。可是，為何我們仍會支持鄭松泰議員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這事件呢？

是向所有選民發信道歉，以及道出問題的嚴重性等。

是政府的錯，但政府出錯，竟然用市民的錢向選民作交代。

第三點我認為仍要調查的是，政府不斷對我們說，有關電腦的加密標準非常高，理論上，不易解破。

或許我是小人之心，我不知道是否正確，很奇怪，發生今次事件的亞洲國際博覽館非常接近機場，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令我們覺得原來政府對選民資料看得如此輕，並沒有重視其嚴重性，只是慣常做法便算，而沒有考慮會產生怎樣的後遺症，並沒有考慮這些問題。

就今次的事件，我們覺得最重要是政府會否承擔責任。一如莫乃光議員所說，我們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去調查，不單是調查事件的真相，還會調查究竟有沒有人承擔責任。這責任不是個別人士犯了例如刑事責任那麼簡單，還有部門或首長等會否對整件事情承擔責任，這是重要的。

這是信心問題，真的是信心的問題。

莫乃光議員和鄭松泰議員說得很好，由於這次失竊的是選舉資料，引申下去，其後還有很多的補選、大選等，選民會質疑可否信任這個政府？

我們要做這工作，是希望追究責任，查出真相，挽回市民就選舉當時所提交資料的信心。我覺得這是要做的工作，所以我支持這項議案，希望其他同事也予以支持。

近年來，不同政府部門不時被揭露遺失含有市民個人資料的儲存裝置，可以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低級錯誤。

這一系列如此荒謬的做法，選舉事務處絕對須要承擔責任，並須馬上作出檢討、問責及堵塞漏洞。但是，今天鄭松泰議員的議案，是要求運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選民資料的手提電腦的事件。

但是，我聽到他的總結，指這是一宗普通的失竊案。對此，我絕對不能夠認同。我認為這是一宗很嚴重、很嚴重的失竊案。

所以，政府部門必須在檢討報告內，讓我們看到你們在認真處理此事，而最後亦會有人要問責。除了副局長剛才所說，在事件發生後的兩個月，政府官員已多次來到立法會解釋。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在4月11日舉辦了特別會議，邀請選舉事務處人員來交代，他們同時亦講述了部門的初步檢討方向及考慮採取的改善措施。除此之外，警方亦已將事件列作盜竊案處理。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展開了跟進的調查。正如我剛才所說，應要為事件負責的人是誰亦已經很清楚，這事件並非撲朔迷離的懸案。問題發展至今，關鍵在於要求有關的職員、官員以至問責班子承擔相應的責任。而我認為，這未必是《立法會條例》最後可以產生的效果，我看不到專責委員會可以達致甚麼實質作用；相反，更可能會虛耗立法會的資源。

甚至，我覺得政府屆時最好交出須問責的人，清楚交代事情，這樣政府制度才可以自我完善。

這亦未必清楚。

如果現時做，其實並非適當的時候。在這裏我必須強調，我們並不認為《立法會條例》不可被提及、亦不是禁忌。相反，《立法會條例》是立法會很重要和有力的武器，只應該在適當的場合和地方使用。我們認為選舉事務處及當局犯下數次過失，的確是非常不妥當。

當然，未來我們應該繼續要求當局問責，找出失職部門，要求有關人士承擔相應責任，合理地處罰與事件相關人員，以及檢討整個問題。

我們要求當局在報告裏面，檢討及改善這些措施，我相信這是當局應該第一時間做的。所以，我覺得與其花時間辯論是否要成立專責委員會，我們更加應該追討責任，要求選舉事務處及政府各部門在事件中汲取教訓，改善處理資料的相關程序，以及強化對選民資料的保障。這樣才可以既問責，亦能夠避免事件再次發生，令市民更加感到放心。

如果真的有人犯了錯，正如我剛才所說：錯就是錯，我們一定會用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要求問責。但是，我們不是要保護誰，更加重要的是要保護制度，保護《立法會條例》不會被濫用，保護它在適當的時間使用，令它能夠保持其效用，每次都可以很好地發揮它的作用。所以，我本人覺得，今次這事件引用這項條例調查，實在未必有必要，而且亦不會達到任何實際效果。老實說，泛民同事之前說得咬牙切齒，我覺得可能是政治表態。

後來我看看投票結果，發現在表決180多項修正案時，留在會議廳投票的泛民同事少之又少。

我希望大家在議會裏，用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剛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選舉事務處說會採取一系列行動，我們要看看他們交出來的結果，是否真的可以做到問責，真的可以做到檢討事件，真的可以改善問題，堵塞漏洞。如果不能夠做到，我亦會跟議會所有同事，一起向局方和處方追究責任。因此，我反對鄭松泰議員今天這項議案。希望大家實事求是，不要做"標題黨"。我們很清晰表達了我們的立場，希望大家不要曲解稍後的結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選舉事務處電腦失竊的議案。我認為在政府已在各方面展開調查和跟進之際，立法會再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只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甚至可能擾亂有關部門的正常調查，對事件毫無幫助。無可否認，選舉事務處這次遺失載有全港選民資料的電腦事態嚴重。但是，自從事發後，多個政府機構和部門已迅速作出反應，展開調查，包括警方已將案件列作盜竊案處理；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亦已展開調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邀請保安局、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選舉事務處的代表一同處理這宗嚴重的失竊事件。更重要的是，各部門各司其職，調查跟進工作是十分全面。警方已全力跟進；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設法保護個人資料；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則積極與金融機構等溝通，防止選民的資料被盜用。政府多管齊下，足見其重視事件，並已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補救。在這種情況下，我完全看不到立法會有需要再成立專責委員會跟進事件。況且，即使成立了專責委員會，我相信最多也只能重複有關政府部門的工作，這又何必再節外生枝呢？代理主席，如果立法會現時插手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還有可能起了反作用，因為一旦立法會引用《立法會條例》進行調查，案件涉及的細節和機密資料難免被公開；立法會對有關人士的問訊期間亦容易泄漏機密資料。這不但可能影響警方的調查，甚至會令違法者逍遙法外。因此，我認為現階段不宜成立專責委員會。泛民強調要追究責任，找出官員問責，一副誓要讓一些官員"人頭落地"才肯罷休的姿勢。無可否認，這次電腦失竊事件暴露了選舉事務處在保護市民的資料方面存在不足，但我想請問泛民議員，難道找幾個官員來"祭旗"便能解決問題嗎？

現階段興師問罪重要，還是我們要亡羊補牢更重要呢？這次電腦失竊涉及370萬名選民的個人資料安全，我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力補救，繼而檢討和完善，而不是只顧找官員興師問罪，趁機打擊政府的威信。如果泛民議員真的關注民生，便應思考如何協助警方破案，如何幫助市民應對一旦個人資料被盜用而衍生出來的問題，這才是議員應做的事。代理主席，我必須說明我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並不等於我認同選舉事務處的所為；相反，我認為選舉事務處在處理選民個人資料方面，有很多措施和做法都是荒謬和不負責任的。

因此，我認為公務員事務局應就事件進行內部調查，一旦發現涉及公務員失職，便應該作出相應的紀律處分。最後，我希望其他政府部門能夠從事件中汲取教訓，妥善處理市民的個人資料，避免再次發生同類事件。

正如副局長說："我反對你調查；我不知道；我也不知為何，不過我反對你調查"。試問政府有哪一次調查自己的過失後是會站出來說："是我錯，我做得不對，我要改進，我要負責"？這378萬名選民的資料非常重要。

這378萬名選民的資料非常重要。

受到打擊的，當然不只是那些人姓甚名誰，而是市民對整個選舉制度那種擔心。

還有人會登記當選民，把自己所有的機密給你嗎？

"過往你可以告訴他："不用怕，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但現在不是的，是"低度自治"、"'西環'治港"及"踩到上心口"，任何選舉它也有份，指指點點，小至甚麼村或鄉的事宜也要插手，社團又要插手，確保北京的密令滴水不漏。

政府正在製造不必要的恐慌。

選舉主任不知道，總選舉主任也不知道，局長不知道，我猜副局長你也不會知道，對不對？

很奇怪，實在太奇怪。

有沒有人企圖要破壞選舉制度？

有沒有人想破壞香港的普選？有沒有人會在大家都想要普選時，說連選民資料都保存不了，如何保護大家？當我們說到賄選——要知道賄選有一件事是核實選民資格——那些用於核實選民資格的資料，不知在誰手上？

你說會在6月中旬開會，不如再等一等吧。多年來，政府所有的失誤，不論哪個行政部門，哪一次能告訴公眾，他們真正調查過問題，並查得水落石出，承認責任，以及進行政治問責。

事情發生過一次、兩次，我們身為議員當然知道你是"搵笨"的。

我覺得我們忍無可忍了，大家在乎的不是那台電腦，如今電腦更換頻率如此高，香港人更可能每季都會更換電腦，一萬數千元的手提電腦是沒有價值的。

其實，坦白說，我不在乎哪位官員要負責，但我疑惑為何這件匪夷所思的事會發生？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是不會拖延這麼久的，也不會在本會繼續否定自己的責任，否定調查。

我謹此陳辭。

換言之，立法會就資料遺失事件進行調查，其實有其特殊功能，而這個特殊功能，正正是《基本法》授權立法會行使監察政府，以至制定和修訂法例這種獨特而且重大的功能，是無可取代的。政府任何一個部門，也不會具備立法會根據《基本法》授權的這個功能。所以，根本不存在立法會的調查與現時政府各部門，以至公營機構進行的調查，出現所謂重疊的問題。

我希望政府官員能夠了解，國際上，各個不同部門和機構均因應不同的職能和權力來展開調查，其實可以互補不足，而不是排斥或互相重疊。

在行政長官選舉的第二天，選舉事務處發現遺失兩部手提電腦，當中載有370萬名登記選民的資料，包括他們的身份證號碼和地址。當然，有人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經決定就事件展開所謂的循規審查。不過，很奇怪，政府沒有表示反對公署調查，而公署也是根據《個人資料條例》來行使其獨立調查權，那麼，為何政府不反對公署行使其法定權力，就這事件進行調查，但今天卻反對立法會行使立法會享有的法定權力而展開調查呢？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是根據法定權力調查有關個人資料遺失的事件，它既受到法律的授權，但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不能調查法律授權以外的範圍。因此，公署無權調查究竟政府各個部門的調查是否不足，也不會就現時法律框架是否有不足之處提供建議。由於今次事件涉及遺失大量個人資料，所以公署認為有權展開調查，目的是審查和了解資料儲存是否保障不足。由於公署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只能集中調查今次的資料儲存是否得到足夠的保障，只能調查這個範圍。當然，私隱專員具備特定的法律權力，也具有專業調查能力，根據這個法定功能就這個環節進行的調查，並不會與警方，以至政府部門、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調查重疊，所以政府——最少我未聽過——沒有反對私隱專員行使法定權力進行調查。

就此，我說出《私隱條例》的限制：規定妥善儲存個人資料，並採取切實可行的步驟，保障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或意外地被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

現時的做法是，當私隱專員在發現有人違反私隱保障原則後，會發出執行通知，如對方仍然拒絕跟從，才屬於刑事罪行。換言之，即使公署查明並有證據，有人故意遺失香港選民資料，但基於現行法律制度的規限下，不會有任何人需要承擔任何的刑事責任。

同時，如果今次查明屬實是有人失職或需要負上責任，立法會也可以在調查報告中作出不同程度的建議和結論。所以，總結是很清楚的。在三權分立下，行政當局可以讓其行政部門展開調查，包括警方就遺失資料事件作刑事調查或公署根據其法定權力展開調查，但行政當局必須要尊重立法會的獨立調查權，因為這獨立調查權是法定的，而且受到《基本法》的授權。

理論上，官員最低限度要聆聽議員的看法是否有道理、有公信力，以及參考國際的經驗和案例，這樣才可以令社會有更大的進步；而不是在完全未聆聽意見的情況下，便一口斷定立法會沒有必要展開調查，並全面反對。所以，對於這種其實明顯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意見，我表示遺憾。最後，我必須指出，政府的所有調查，是根據部門本身的法律權力和法律限制來進行調查，如現有的法例或政府的調查有任何不足，政府部門本身不會調查到結果，亦不在其權力範圍內，這便要立法會根據法定權力，監察政府，調查政府所作的調查有否不足，研究有否其他的法規需要修訂。這3方面是立法會享有的獨特權力，希望政府充分了解和尊重立法會，在三權分立制度下互補，以及互相為社會改善現時的不足之處，同意立法會根據《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

代理主席，個人私隱是重要的，也是非常敏感的問題。香港是一個高度重視私隱的社會，加上近年電話騙案越來越嚴重，所以特區政府各部門更必須保護好市民的個人私隱，以免市民的個人資料落入不法匪徒手中，繼而導致更多騙案或市民的損失。故此，對於選舉事務處職員在亞洲博覽館遺失載有全港登記選民個人資料的手提電腦，導致全港378萬選民的資料有機會外泄，落入不法匪徒手中，身為立法會議員，我絕對不能接受。

特區政府必須用盡一切可行的辦法，以最高度重視的態度，全力追緝遺失的電腦，甚至懸紅緝兇，以保護我們378萬選民的私隱。此外，特區政府亦應做好網絡保安的工作，一旦發現失竊的檔案和資料在網上傳閱，政府必須第一時間封鎖資訊，並追查源頭，確保將盜竊電腦的匪徒繩之於法。我亦促請選舉事務處檢討現時保管選民個人資料的制度和措施。究竟一名選舉事務處職員是否真的有必要帶着全港378萬選民的個人資料隨處走呢？這會否大大增加資料外泄的風險呢？個人私隱是重要的，選舉事務處是否可以把如此重要的資料，輕易交到一位職員手上呢？究竟全港選民的個人資料是否獲得足夠的保障呢？此外，對於這宗複雜的案件，我也摸不着頭腦。雖然亞洲博覽館的保安嚴密，館內布滿閉路電視，但存放遺失兩部電腦的房間門口剛好沒有裝上閉路電視，無法覆蓋，導致調查困難，這是否又是另一個巧合呢？究竟這次遺失電腦事件是意外，還是人為的預謀呢？我覺得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有關當局和警方作出調查，甚至要求政府官員問責。代理主席，不過，我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反對在立法會委任專責委員會，以《立法會條例》徹查事件。立法會的時間是寶貴和有限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市民的公帑，所以立法會工作必須用在刀口上，做好我們職能內的工作。身為立法會議員，我們必須清楚了解立法會的職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所列立法會的十大職權包括"......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根據政府的提案，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而最重要的是"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和"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然而，請大家看清楚，立法會議員的工作不包括調查失竊案。代理主席，我再次表達我完全同意遺失電腦的事件必須徹查，甚至要加強力度調查事件，但這究竟是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還是警方的工作呢？我想請問大家，難道立法會的查案功力比警方更為厲害嗎？否則的話，立法會憑甚麼認為警方也查不出的案件，立法會會有條件查出真相呢？大家試想想，如果選舉事務處的職員遺失電腦，立法會便要引用《條例》來調查，那麼下次——舉例來說——如果有高官遺失一條鑰匙，又或有高官家中被爆竊，遺失一些文件，難道立法會又要進行調查嗎？現時在民主派不斷"拉布"下，很多政府法案的審議已被拖延，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民生改善經常受到嚴重影響。

我向市民解釋政府有責任確保須就每項向立法會提交的議案及問題與不同黨派的朋友充分溝通及會面。但是，有一點更為重要，便是我認為立法會最迫切的工作是集中精力審議政府的議案，反映市民心聲，而不是自作聰明，浪費政府資源來查案，做一些偏離立法會議員職權，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各位，我必須說清楚，鄭松泰議員這種千方百計、消耗立法會議員時間和精力的做法，胡亂提出議案和要求引用《條例》，蓄意製造爭議，是一種變相影響立法會發揮正常職能的手段，所以我必須堅決抵制。代理主席，我重申我認為這事件性質嚴重，選舉事務處和警方必須加大力度調查事件。選舉事務處亦必須檢討現行保障選民個人資料的程序和機制，甚至作出適當的問責和處分。不過，我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反對引用《條例》徹查事件；反對任何影響立法會正常運作的鬧劇。各位，香港的時間已有限，立法會的時間更有限，每項議案和發言，大家都要深思熟慮。香港已再沒有本錢浪費時間，而立法會亦不是查案機關，以《條例》徹查電腦遺失事件，是不會水落石出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認清這實況。代理主席，我重申我反對鄭松泰議員的議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討論應否引用《立法會條例》徹查手提電腦失竊，選民資料外泄事件。在我直接討論這些細節之前，我希望與本會討論一下《立法會條例》的效力，又或者回顧一下過去兩屆立法會有否運用過這項條例，運用香港人賦予立法會的最高權力，調查一些我們應該調查的事情。

今天，有建制派同事義正詞嚴地說：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已有其他機構嘗試調查這次選民資料失竊事件。

2008年11月，本會曾通過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雷曼事件，那是2008年11月。

為甚麼當天本會並不認為我們作雙重調查，是大費周章，費時失事呢？

上述議員當時均投了贊成票。我實在很想請教一下這批於2008年11月認為立法會應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的同事，為何當時在證監會已展開調查，並將會於3個月內提交報告的情況下，仍投贊成票？難道2008年的香港與2017年的香港有很大分別？

究竟這是時移世易，還是雙重標準？究竟這是打倒昨日的我，還是嘗試護短？代理主席，剛才提到的數位建制派議員，至今仍在立法會服務香港市民，我當然不能代替他們說話。不過，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必然有機會向公眾作出交代。代理主席，做人不應忘本，立法會的職責為何？我們不是要維護政府，也不是要代政府發言，立法會議員更不是政府高官，乃至特首的私人代表。我們的工作是監察政府，而《立法會條例》正賦予我們這種權力，為市民做我們應做之事。不過，我知道本會曾經有同事，清楚知道自己有何責任。

究竟政府官員有否為此做過深切檢討和反省？有否就整個制度流程作任何公開的反省？我們似乎得不到任何圓滿的交代。

我們無人知曉。選舉事務處指出，在這宗密室失竊事件中，當時場內共有32部電腦，其中6部含有全港300多萬名選民的資料。

就着這兩部電腦如何不翼而飛，市民是否不應該知道，是否不可以透過立法會查個水落石出呢？

政府是否仍舊可以拍胸脯保證，在未來的日子，直至永遠，電腦內的相關資料也不會被賊人破解呢？代理主席，我相信政府絕不可以這樣說。因為常識告訴我們，隨着電腦科技發展，只要我一天擁有這些電腦，只要我一天有辦法，我便可以解除相關防盜措施。

那麼，在此情況下，其實全香港所有選民的相關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號碼、中英文姓名及中文姓名電碼，便好比暴露於陽光下。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邏輯推理，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實際上，究竟政府要以甚麼方法保障市民呢？難道立法會不值得就這一點，迫使政府為我們作出合理解釋嗎？代理主席，網絡保安專家曾經提出，其實現時75%以上的網絡犯罪，未必需要直接利用私人資料，向銀行或金融機構行騙。罪犯只需要透過一些社交網絡，假扮金融機構，便已可盜取到相關私人資料，例如帳戶號碼或個人地址等。然後，這些資料便可以再轉售作其他犯案工作。

即使政府認為普羅百姓的個人資料不重要，沒有兜售價值，那麼李嘉誠、李澤楷和李澤鉅父子的資料夠可貴吧？擁有這3個人的身份證號碼、中文姓名電碼和中英文姓名，不知道又值多少錢呢？如果李氏三父子有任何財產上的損失，不知道香港政府又如何賠償呢？我不希望這會變成事實，我亦不希望李氏三父子會有任何損失；同樣地，我亦不希望有任何一名香港市民會由於今次失竊事件，遭受任何損失。因此，政府應該要作出交代，應該讓立法會進行調查，包括為何會出現這個低級錯誤，為何會出現這個完全違反常理和邏輯的錯誤。沒錯，副局長剛才已說得很清楚，有相關機構，包括政府自己正在徹查事件。但我們相信，如同調查2008年的雷曼事件一般，立法會的工作和調查機構的工作必然會有不同角度，也必然會有不同考慮。立法會應該做的事情並非查案，正如梁國雄議員剛才也說得十分清楚，我們要做的事情，便是從制度上、程序上尋找漏洞，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除了亡羊補牢外，就是要想清楚在政府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代理主席，保安漏洞只需出現一次，便是今次這一次，就足以動搖到全香港300萬名選民的私隱。究竟我們還有否足夠能力，應付第二次和第三次呢？究竟我們應否等待政府自己查自己呢？代理主席，我相信這不是香港人希望我們做的事情。我希望立法會其他同事，今次可以顧全300萬名選民的利益，對這項議案投下贊成票。我亦再次懇請在2008年有勇氣投贊成票，支持以《立法會條例》調查雷曼事件的建制派同事，今年也以同樣勇氣及更多的智慧，投下贊成的一票。

代理主席，我支持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選民資料失竊事件。我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同事把握今次機會，令立法會可以調查選民資料失竊事件，使有關官員為自己失誤負責。其實上星期審議《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也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削減總選舉事務主任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的薪酬。當然，在建制派眼中，所有削減撥款的修正案均是"拉布"和"搞事"，所以，他們一如既往地否決。因此，這兩位選舉事務主任仍可安樂地每月獲發工資，尤其這位專為特首選舉而聘請的首席選舉事務主任仍然可以領取工資至12月31日，總選舉事務主任仍可安坐其位，無須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個人資料外泄事件負上任何責任。現時，有兩個部門正在調查選舉事務處的失竊事件，包括香港警務處，負責追緝盜取電腦的不法分子，而選舉事務處本身則進行內部調查。他們3月時表示，會在兩個月後向選舉管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提交調查報告，而無論是警方還是選舉事務處，我們都認為是不能夠全面調查選民資料失竊事件的行政過失。我現在要向大家分析，為甚麼立法會需要成立專責委員會，尤其是追查行政過失，這是警方或選舉事務處自己查自己，均難以達到的效果。在3月27日，選舉事務處職員發現放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兩部電腦被不法分子偷去，其中一部載有380萬名選民的個人資料。這新聞報道後，全城譁然，不少市民質疑，為甚麼1,200人參與的小圈子選舉，要用上300多萬名選民的資料？這安排是完全不合邏輯，完全不合常理。但是，就這個安排，首席選舉事務主任必定要問責，他的任期至2017年12月31日，據當年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文件，這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其中一個主要職務是，籌備和進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監察選舉部4個分部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會綜合整埋、審視和修訂主要選舉的應變計劃。大家可能記得，亞博館那間房間，即特首選舉的後備會場，就是應變計劃的其中一部分，所以這名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絕對應該知道，甚至可能是他指令同事，將那些電腦放在亞博館的房間裏。代理主席，我記得議員當時不斷追問，1,200人的選舉為甚麼要用上300多萬人的資料，總選舉事務主任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均表示，因為有些非選委的市民會到會場，因此，要以這些資料來核對。

在事件曝光至4月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期間，這兩名官員仍是死不認錯，至會議中被我們質詢，才說會檢討安排，但仍然沒有表示會負上任何責任，更指職員將載有300多萬名選民資料的手提電腦帶進亞博館房間中，自己是不知情。我們要問，即使他們對於那間房間中，有電腦載有300多萬名選民資料不知情，但對於1,200人的選舉中，有一部或兩部電腦載有300多萬名選民資料，他們是否應該知情呢？我的答案是，他們必定需要知道有這個荒謬的安排。

但是，現時380萬名選民個人資料的價值，以及所導致的經濟損失，我相信是多於380多萬元，即不是一位選民的資料只值1元。由處方要發信道歉，至調查今次事件，進行檢討，至處方整個行動對今年整體選民登記行動的影響，一定會大打折扣；無論政府付出多少宣傳費，還是政黨和民間團體如何努力協助宣傳選民登記，均一定事倍功半。凡此種種，在運算後，所牽引的經濟損失，我真的不能想象。但是，事件曝光後，當局是以"擠牙膏"的方式來透露資料，綜合政府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提供的資料，我們才知道亞博館的保安是不合理地鬆懈，而亞博館保安鬆懈，正是整個選舉事務處均有責。立法會的專責委員會只是要調查這方向，我們不是要調查案件和拘捕犯人，這應由警察處理，但警察不會追究誰令保安系統鬆懈，誰會作出這麼傻、這麼不合常理的所謂行政決定？在新聞曝光之後一兩天，選舉事務處再透露，原來千挑萬選之後，那間房正好是閉路電視拍攝不到的，很多事情也非常不合理。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委員要求交代，對於亞博館的電腦載有300多萬名選民資料的情況，有哪些高級官員是知情呢？

如果真有職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300多萬名選民的資料下載，再上載至電腦，然後又任由員工把資料帶出帶入，保安這麼鬆懈，總選舉事務主任和首席選舉事務主任是否應該負責呢？選舉事務處現時正進行內部調查，即自己查自己。

如果單靠選舉事務處的內部調查，我們認為無法調查得到任何結果；何謂"官官相衞"，對嗎？

當然，不認、不認還須認，如此大件事，沒有人可以遮掩得到。

莫乃光議員的用字是："本委員會強烈譴責當局處理市民的個人資料時行政失當，並要求相關官員問責"。

立法會也沒奈何，這是無法律約束力的議案，但全部議員也是支持的，民主派、建制派也支持。所以，今天的討論就是想說，我們可否盡立法會議員最大的責任，不要只是提出一項議案，提出議案有何難度呢？當然，有些人覺得可以等，等檢討委員會、等選舉事務處的內部報告。我很想問，尤其是提出這項議案的黃定光議員，如果選舉事務處的內部調查沒有甚麼結果——我懷疑是"官官相衞"——而檢討委員會只提出一些向前看的建議，屆時他會否再提出議案，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這件事呢？還是事過境遷，副局長讀書，局長又退休，於是不了了之呢？所以，我希望今天建制派議員可以好好思考，如何以行動落實我們一齊投票支持的這項議案，當天支持的這項議案。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鄭松泰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議案，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失竊300多萬選民資料一事。立法會考慮運用《立法會條例》動議議案成立專責委員會來調查一件事時，我認為要視乎數點。首先，事件本身是否很嚴重，其性質是否嚴重，影響範圍是否廣泛，事件會否帶來嚴重的後遺症。

是次事件關乎失竊全港380萬選民的資料，當中包括姓名、地址和身份證號碼，我相信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個人資料失竊事件。

如果加密手法和涉及的硬件和軟件並非最新版本，不排除存在保安漏洞。

事隔1星期後，政府沒有召開記者招待會主動解釋此事。政府當局在3月27日發現失竊事件，並在3月30日寄出這封信予每一位選民。主席，倒數第二段最後一句是："我們就事件對選民造成的不便和困擾衷心致歉。"前面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提供新或進一步資料，或給予提示，以幫助選民保護他們的資料。

在4月3日的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出席官員包括首席選舉事務主任、總選舉事務主任和局長等。他們如何回應傳媒的查詢呢？

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在立法會特別財務委員會會議上首次就事件解畫，其時已是事發後超過1星期。他說由於運作需要，選舉事務處需要建立一套選民資料查詢系統，以便職員輸入身份證號碼核實選民身份，以防有選委不記得帶備選委名牌而需要即場補發，所以才帶備設有該系統的手提電腦到場。主席，有沒有人可以接受這樣的解釋？

我們覺得他們在左閃右避，而不是坦白地直接說出問題。他們最厲害的是，只要出現了問題，便推說事件已交給警方調查，現階段已進入了調查及司法程序，不便作任何評論。

主席，如果建制派認為這樣的安排不合理，我覺得也不足為奇。

但是，他們犯錯甚至把事情鬧大之後，往往只會左閃右避，然後遮遮掩掩，如果不是所謂天網恢恢，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原來梁振英直接修改了由周浩鼎議員提供有關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範圍。

當然，因為他們是建制派，責任就是幫助政府，政府不想交代事件，他們就要給予幫助，所以他們有權都不會運用。

最後，警方甚麼都調查不到，結論就是，"我們以後會小心一點"，然後宣告事件結束。這件事會影響很多選民對本港選舉制度的信心，事件背後究竟有沒有陰謀？我們永遠無法讓它水落石出。

主席，首先，關於遺失選民資料案件，我相信在座所有議員、電視機旁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當然，我們亦認為政府是有責任的，但今天的辯論主題是甚麼呢？我認為我們必須搞清楚，是否要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這事件。首先，如果電視機旁的觀眾未有跟進這件事，或許我先簡述一下背景。這件事發生後，據了解而且也是事實，警方已經開展刑事調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也展開了相關調查。

簡單來說，如果立法會引用《條例》調查案件，所有傳召的證人所作的供詞、口供或答案，以及提供的文件，是絕對不能呈交法庭作為疑犯觸犯刑事罪行的證據。

當進行刑事調查時，警方調查所得的所有證供基本上都可呈交法庭作為舉證被告犯罪的證據，是可以在法庭發揮這種作用的，分別就在這裏。

主席，只要我向大家解釋一個簡單情況，大家便會明白。假設我已找到或identify一個可能有機會涉事或犯事的疑犯——先假定他真的有機會被我們找到——然後請他來立法會作證。由於他清楚知道自己的供詞不會招致自己入罪，所以他甚至不回答問題也是可以的。但是，同一時間，這個調查過程卻會對他有利，因為不同的政府官員都要前來立法會作供。

此外，政府亦可能要跟進部分選民資料失竊後可能會造成的財金罪案，政府稍後是否應該交代一下，日後如何在這方面保障市民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

然而，正如我剛才提到，現時針對這次事件相關的檢討及調查已經是"坐五望六"，就以已確定的5項大大小小檢討、審查及調查而言，它們的性質、檢討和調查的目的及範圍、調查組織的職能和權力各有不同。在此容許我不厭其煩再數一次：當中有警方關於今次懷疑失竊案件的刑事調查；有私隱專員公署兩項有關調查，分別着眼於個人資料有否外泄的風險或情況的"循規審查"，以及今次事件有否違反《個人資料條例》的調查；亦有政府專責小組全面檢查事件成因及過程，以及研究就保安安排、內部監督機制、架構及程序、個人資料保安等方面亡羊補牢的跨部門調查。另外，亦有選舉事務處對員工在事件中行事有否違反內部守則或違規的內部調查。由此可見，這些調查涵蓋的範圍都是非常廣泛，亦是很具針對性和適切的。現時本議案仍然提出，要由立法會自行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是否現存的這些調查及檢討的調查範圍之間，還存在一些空白或缺口，重大到要立法會引用《條例》自行調查來填補？支持本議案的議員中，有些提出專責委員會應該集中調查"導致兩部手提電腦疑遭盜竊的原因，以及選舉事務處有否疏忽職守"，亦有議員表示應該調查"有關事件是否涉及公務員任何錯失，或他們在處理選民個人資料時有否採取錯誤的步驟"，亦有議員表示是想"調查在制度上是否有任何不足之處而導致有關事件"。但是，其實這些事宜跟警方及當局的調查和檢討的範圍，都是重疊的。亦有議員說，擬議的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着重研究有關事件有否涉及行政失當"，所以"擬議調查的性質及目的有別於目前正進行的調查或檢討"。但是，我恐怕有關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既然本議案擬議的這個專責委員會想調查的範圍與其他相關的調查範圍重疊，這樣大家會問，為何要重複進行調查，而不多等數個星期，先等相關的檢討和調查公布結果？有支持本議案的議員強調，"立法會要履行其監察政府的角色"。但是，大家不妨給予多一點耐性，先等待上述這些調查結果或檢討報告公開，屆時如果大家發現事件仍然有甚麼重大疑點未有解答或關鍵角度未有觸及的話，立法會大可在已有的基礎上作出適當跟進，甚至可以考慮成立專責委員會引用《條例》進行調查，亦不會有損本會監察行政機關的角色，而無需急於在現階段就自行作出調查，架床疊屋、浪費資源同時進行相類的調查。

同樣道理，相信大家都會同意申訴專員公署並不會因為這樣的決定，而削弱了其監察公共行政的角色。主席，我相信本會各位議員和廣大市民一樣，都是很想盡早知道事件的真相。

總的來說，立法會並不是一個專責及專業的調查機構，我們進行調查，只是為了履行本機關的監察職權，我們應該在社會發生了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事件，並且在沒有其他方法處理的最後關頭才決定引用。但是，現時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大家都可以看到各方面正在密切關注事件，亦有這麼多檢討和調查正在進行中，故此合理的做法是，本會應該靜觀其變，看看將來是否有需要再作下一步的、適切的跟進行動。主席，基於上述理由，我在現階段看不到有足夠理由支持本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引用《條例》調查有關事件，故此不會支持這議案。

主席，選舉事務處遺失兩部手提電腦，當中載有全港378萬名選民資料，包括姓名、地址和身份證號碼，確是全港史上最嚴重的私隱外泄事件，性質相當嚴重，亦令人難以接受，感到震驚，確實引起社會極大關注。而且，涉案者的真正動機，現時仍然撲朔迷離，更令選民感到害怕，擔心會否有人心懷不軌，令他們的投票資格會被不知不覺地刪除。更嚴重的是，會否有人利用這些私隱資料為非作歹，例如現時很多事情也可以在網上進行，例如可否以外泄的資料冒認選民申請借貸，甚至進行交易，令當事人損失慘重，甚至用來偽造文件？當事人對此不會清楚，也不會知道。今次這宗私隱外泄災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確實是政府在行政上有失當，出現眾多錯失，完全不可接受。

這簡直無法想象，不但沒有實際需要，更極有可能涉嫌違反《個人資料條例》的原則。除了這些錯失外，事件亦反映政府的保安意識相當不足，在電腦遺失後的應變方案亦令本會予以相當猛烈的批評。我記得政府花了很多錢寄信通知市民，但其實市民只是想政府告訴大家，當局將會如何保護現時的選民資料，以確保這些資料不會被更改，或是對於已被盜取的資料，政府如何透過後補工作保證不被濫用，可防止我剛才提到偽造文件等情況。主席，所以對於今次事件，民建聯的立場相當清晰。

我記得我亦有出席當天的政制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面對這些相當強烈的字眼，委員們也同意，這事件確實太過分，必須予以譴責。局方很了解我們，民建聯是不會輕易譴責他們的，但這事件確實太過分了。

特區政府在事件上確實失職失責，事實俱在，不容蒙混過關，但我們是否便要運用《立法會條例》插手調查，把立法會變成法庭，追查責任呢？正如過往涉及運用《立法會條例》的案例，我們對於這類議案相當審慎，除了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而立法會又沒有其他選擇外，否則我們不會輕易支持，這是我們一貫的基本原則。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必須返回座位。

主席，看回今次事件，我認為市民最關心的事情離不開以下3點：第一，是外泄的私隱資料會否被人濫用；第二，有否主要官員或公務員要就事件負責，他們有否違規失職，若有，會如何懲處？及第三，就是如何避免事件重演。對於第一點，基本上屬於刑事調查範圍，根據相關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選民登記冊上的選民個人資料只可用作選舉用途，除此以外的一切任何用途均屬犯法。在今次私隱災難發生後，政府已表示高度重視。所以，如有任何刑事成分出現，我相信警方及其他執法單位必定不會姑息，亦會嚴格依法跟進，希望盡快破案。

政府告訴我們，預計兩個月內便會提交調查報告。與此同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已表明，會根據條例第38b條進行調查，以確定事件沒有違反條例的任何規定。主席，在多項調查已經開始時，我認為立法會在現階段實在沒有必要急於運用《立法會條例》，啟動另一輪調查。

正如申訴專員上月底亦指出，公署現階段不會主動調查。他們提出的原因，正正與我剛才說的一樣，由於私隱專員公署、警務處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等3方面已經就事件進行調查，為了善用資源，避免工作上的重複，所以待其他調查有初步結果，才審視是否有重要問題未獲處理，然後再思考公署如何啟動新一輪的跟進工作。主席，我認為申訴專員的做法合情合理，值得我們參考。此外，既然已經有不同機構的調查正在進行，如果立法會在現階段必須引用《立法會條例》調查，我相信現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肯定是其中一個傳召的對象，一方面，他們正在調查，另一方面，為了配合我們的調查，無可避免亦要調撥時間和人力資源來應對。這種做法，對於要求局方加快完成內部調查，盡快提交報告，不可能沒有任何影響。所以，客觀綜合各件事，如果現階段便要引用《立法會條例》展開調查，我認為確實並非適當時間。歸根究底，立法會主要的工作從來不是作為調查機構。看看議員的組成，大部分相關的專業知識均沒有盤問的經驗和技巧。至於在政治中立來說，立法會現時的情況，市民亦心中有數，一定不及其他調查機構的經驗和中立性。

說實在，楊議員剛才問我們是否沒有勇氣支持《立法會條例》，絕對不是，而是我曾經擔任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我會更審慎考慮立法會是否合適作為調查的機構呢。我的結論是，立法會真的並非合適的調查機構，我只會在逼於無奈或最後的選擇，才會同意以立法會作為調查機構。立法會主要的職能是監督政府，制定法例，我們亦有大量工務工程、人事編制及財務項目等候我們審議，我認為我們應集中時間和精力做好立法會的主要職務，待其他調查機構完成調查，我們再看看有甚麼需要跟進。主席，事實上，本屆立法會開始至今，有市民認為已經重回正軌，但確實並非如此。現時的戰場不止在立法會會議，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其實有大量議程正在積壓，財務委員會以至工務小組委員會已積壓數十個項目。當然，事實上，我們必須承認議會的精力以至立法會秘書處同事的資源有限，身為議員，在現階段，我認為我們應集中精力處理立法會本身的工作，等待調查報告公布，再看看在立法會用甚麼其他途徑跟進調查報告，給予市民信息。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鄭松泰議員提出引用《立法會條例》的要求。

主席，當保皇黨有數個原則。

有同事催促我回來駁斥周浩鼎議員，我也覺得他所言甚為可笑，但亦不值得駁斥。

如果說他十分值得駁斥，即是說我真的擔心市民會被他誤導。不過，周浩鼎議員自稱是律師，又曾擔任大企業的法律顧問，而且和我一樣，在超級區議會功能界別經數十萬選民選出，具有相當民意基礎，既然他說得這麼義正詞嚴，會否真的有市民相信他的話呢？在這個基礎之上，我認為也值得在紀錄上，讓電視機前的觀眾聽一聽沒有當過大企業法律顧問的涂謹申議員，談談他為何認為周議員的論據相當有問題。主席，第一點是周議員似乎集中指出今次事件涉及刑事問題，有人觸犯偷電腦這嚴重罪行，立法會的調查會否比警方的更加有效？但是，似乎在周議員心目中，電腦遺失只屬刑事問題，又或其刑事問題是最重要的一面。主席，當中的刑事問題當然重要，因為有人偷取電腦，涉及數百萬人的資料。但是，為何在制度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同事可以作出這樣的安排？

真相除了所涉及的刑事元素之外，最重要的是為何在制度上可以如此處置那台電腦？

可是，就今次這宗偷竊案，即使周議員窮盡其想象力，指出有此可能，那影響儘管有可能出現，但也實在太小，相對於公眾利益而言完全是不成比例。

其實，立法會正是要履行我們的職責，問題並不在於本會是否中立或獨立，而是從市民的角度而言，立法會由各黨各派議員組成，沒有任何一個派別佔多數，即使有也只是保皇黨。

主席，這方面的經驗，相信你我都有不少。